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生效公告》的目的，是使《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條例》部分條文生效，以便為推行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作準備。小組委員會曾舉行3次會議，與政府討論《生效公告》，並聽取團體代表的意見。

此外，當局原先的目標是在下一個立法年度初發出另一生效日期公告，以期在2017年年底前開始實施該類牌照管制。小組委員會關注到，有回收業界人士表示未有足夠時間為符合電器廢物處置牌照條件作出準備，他們憂慮若未能及時符合發牌條件，將不能繼續經營處置電器廢物的業務。為此，小組委員會曾與當局研究是否可延遲實施該類牌照管制，又或引入過渡性或短期豁免牌照條款等措施。當局表示，自《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條例》制訂以來，當局已向回收業界簡介電器廢物處置牌照的規定。現時提前接受有關牌照申請的安排，正是讓業界在當局實施牌照管制前，有充裕的時間申請牌照。然而，考慮到業界的關注及委員的意見，當局已表示會積極考慮是否可延後至2019年年初才實施電器廢物處置牌照管制，以便個別業界人士有更多時間完成申請牌照程序。當局會在日後於憲報刊登的進一步生效日期公告中列明有關牌照管制的生效日期。由政府撥款設立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預期於2017年下半年投入運作。部分委員關注到，該設施的營辦者是否會較其他從事電器廢物循環再造業務的人士，更有優勢取得電器廢物處置牌照，甚至會壟斷循環再造電器廢物業務。政府當局強調，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營辦者，以及從事同類業務的其他人士均須領取電器廢物處置牌照，並須符合同一套牌照規定及審批標準。鑒於香港每年產生約7萬公噸廢電器電子產品，而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的設計處理量為每年約3萬公噸，其他業界人士應有空間發展電器廢物循環再造的業務。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不會就《生效公告》作出修訂。主席，以下是我個人的意見。

小組委員會已在6月9日的會議上完成《受管制電器規例》的審議，當局預計將在7月5日向立法會動議擬議決議案，作出相關修訂。所以，我今天會集中討論《生效公告》的有關問題。

特區政府在2010年就推行廢電器計劃進行公眾諮詢，結果顯示社會各界，包括環保回收業界都普遍支持推行計劃。當局在2013年5月發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承諾會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逐步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本會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審議，我亦出任法案委員會主席。《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制訂規管框架，以推行新的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妥善管理本地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初期會涵蓋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及電腦產品這5類電器，業界俗稱"四電一腦"。任何人如在香港於本身業務過程中製造受管制電器，或為了分發而輸入受管制電器，便須登記為登記供應商。登記供應商須為受管制電器向消費者提供循環再造標籤。受管制電器銷售商亦必須提供除舊服務，即凡向消費者分發一件受管制電器，須按消費者的要求，從指定的處所移走另一件同類的電器，以供妥善處置，而消費者無須支付額外費用。當局會向受管制電器的登記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以收回計劃的全部成本。《條例草案》同時修訂《廢物處置條例》，把廢物處置發牌管制的範圍擴展至受管制電器廢物。如果符合指定條件，簡單及小規模的拆解工序可獲得豁免。《條例草案》的審議歷時將近1年，經過各方努力，終於在2016年3月17日的立法會會議完成二讀辯論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並順利通過成為《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條例》。我不厭其詳地講述這番來龍去脈，旨在向立法會議員同事和社會說明，關於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和廢電器計劃，各界人士經過多年的討論、諮詢，並對《條例草案》作出審議，由立法會通過成為主體法例，確立規管框架，基本上不存在很大的爭議。同時，為了順利推行廢電器計劃，政府決定斥資興建相關設施，於2015年2月27日獲財務委員會批准了一筆約5億5,000萬元的撥款申請，以便在屯門環保園一幅3公頃的用地，進一步發展本地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環境保護署透過公開招標，與一家合資公司簽訂合約，設計、建造及營運上述設施，每年營運費用約2億元。該設施已於去年年初舉行動土典禮，預計今年下半年啟用，每年可處理和循環再造3萬公噸廢電器電子產品，約佔全港相關生產量的43%，可有效支援相關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實施，增加本港將廢電器電子產品變成可再用物料，轉廢為材的能力。主席，我曾多番強調，當局在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和廢電器計劃的時候，需加強與相關業界的溝通，訂立務實可行的方案，包括盡快擬備所需的附屬法例。顯然，當局提交小組委員會審議的《生效公告》及《受管制電器規例》正是屬於整個推行計劃的重要部分。

政府原本計劃在今年年底開始對未領有牌照而處置電器廢物實施禁制。主席，我曾促請當局注意，從相關下游作業的規劃的草擬、立法會對附屬法例的審議和生效，至到各項配套措施的落實，涉及多方面的問題，短短半年的時間是否務實可行的目標，尤其是給予環保回收業界的適應期是否足夠？我曾親自與部分業界人士會面，聽取他們的訴求和意見。上星期日，更有近1,000名回收業界人士到政府總部外請願，主要批評牌照門檻過高，要求暫緩法例實施。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隨後表示會積極考慮業界的意見，擬將新牌照制度延至明年年底才生效，令業界有較多時間準備。然而，正如我在主持小組委員會會議時指出，儘管主體法例涵蓋整個環保回收業的供應鏈，但《生效公告》及《受管制電器規例》主要是針對供應鏈的上游，即關於受管制電器供應商的登記申請及除舊服務方案的要求等事宜，而業界部分團體代表所反映的意見，則來自供應鏈的下游，超出小組委員會的處理權限。主席，特區政府推動環保減廢的誠意和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推行過程中，必須考慮到整個環保回收業的上下游供應鏈。回收業營運者有不少是中小企，當局要給予業界適當的過渡期，更要注意各項配套措施的落實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協調，才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有些商會告訴我，如果加上物流業的從業員，可能將有10萬人會因而失業。我相信大家也留意到，上星期日有1,000名從事廢電器拆解的從業員和4輛大貨櫃車來到立法會請願，反映他們個人對政府這項政策的不滿。於我而言，我絕對支持應妥善處理廢電器，因為如果未能妥善處理，確實會對香港的環境造成影響。我也曾接觸這群業界代表，正如他們也曾接觸盧偉國議員、莫乃光議員、邵家輝議員、梁志祥議員和黃定光議員。我認為他們有心做好本身的行業，特別是他們願意接受政府就保護環境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不過，正如剛才數位議員所說，政府現時提出的要求是有點強人所難，他們未必辦得到。

可是，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到，18個月是否就能讓現時的業界可以取得各項牌照並符合政府的所有要求呢？我想和大家談談這一點。

第二，政府要求這些商戶達到的標準，其實是非常高的標準。

第三，政府現時興建的廢電器處理廠未能處理全港所有的廢電器。日後，如果香港眾多處理廢電器的商戶也倒閉，第一個問題是從業員會失業。

有一些陰謀論說，政府是否因害怕廢電器處理廠不夠quota或收貨量不足，所以要扼殺現時所有的環保業，以"餵飽"這間廢電器處理廠呢？這當然是陰謀論，我不作評論。不過，如果往後香港只有一間公司處理這些廢電器，我認為是不理想的。我剛才已談過廢物處置牌照，而現時商戶要處理那些廢電器，基本上還要持有入口牌照和出口牌照。由於這兩個牌照建基於商戶是否取得廢物處置牌照，如果商戶未能取得廢物處置牌照，即無法取得出入口牌照，而沒有出入口牌照的話，商戶基本上已無法經營。

因此，我希望局長可以再三考慮，不要扼殺業界。否則，面對如此大的生計問題，我留意到有些業界可能會有一些非常激動的行為，我也不想看到。我希望在做好環保的工作上，當局可以同時顧及業界的生計，達致雙贏的局面。

不過，政府在推出政策時必須顧及業界利益，以及有關政策對香港整體經濟長遠發展的影響。就此，我絕對認同兩位同事早前的發言，我不會重複他們的論點。

在這情況下，我希望政府可訂立一個過渡期，讓業界有轉圜餘地。

舉例而言，如果業界需要申請有關牌照，或須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豁免批文。

所以，政府要多聽業界的聲音。

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推出有關政策時要協調各部門主動協助行業轉型及滿足政府所定的發牌條件。

這會否予人一種感覺，便是政府為了一間公司而犧牲業內其他公司的生存空間呢？

這方面，政府一定要注意。

我支持政府朝環保的目標進發，但同時必須顧及各方的利益。

主席，我本來不打算就這項議案發言，不過因為剛才多位議員提出了一些意見，似乎一面倒地向局長表達業界的訴求，我有一些論點是沒有議員提出過的，所以想在此提一提。陳克勤議員剛才提到，其實我們曾與業界，即環保回收和再生回收的業界會面。我看到政府向議員表示有意在申請牌照的限期方面作出讓步，以紓緩業界在生意上面對的壓力，我覺得政府已作出一定的回應。

多位議員剛才均在此提及環保的需要，如果香港過去真的已成為外國垃圾的處理中心，我們便要想一想，無論以前是因何原因造成這樣的格局，我們是否想讓香港繼續定位這樣做呢？

我們是否想香港變成這樣呢？我覺得這並非這項條例最初訂立時的原意。我會見業界，是想知道他們是否希望能有多些機會處理香港現時製造出來的"四電一腦"的廢物，即我們用完後，他們回收。他們是否想爭取多做這方面的生意？

但是，如果業界要處理大量來自外地的廢物，我們便要再想清楚，原則上，我們是否想香港定位做這些生意？在我的個人立場而言，我有很大保留。另一原則涉及的，就是業界其實正在佔用一定面積的棕地，特別是新界的棕地。

政府現時希望碰郊野公園土地，多位議員和公眾均不贊成，我們說要"先棕後綠"，甚至是先處理棕地，永遠都不要搞綠化地帶。在這情況下，業界現時霸佔了那麼多棕地，如果我們在原則上覺得這些棕地可以有更好的用途，我們是否應趁此機會處理一下這個問題呢？

我明白轉型是困難的，但亦不能因此而拖着社會不向前走，否則便會沒完沒了。我贊成政府向業界提供更多紓緩措施，但這些紓緩措施怎樣也要設定限期，亦要合理，不能太長，否則，便真的會沒完沒了。

根據《議事規則》第49E9條，我不會就議案提出待決議題。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的議案辯論。

香港的主要空氣污染源頭是公用發電、道路運輸和水上運輸，其中道路運輸是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

根據香港大學的達理指數，在2016年，因為空氣污染而早死的人超過1,600人，較因吸二手煙而早死的人數還要多，而空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更高達216億元。但是，當局在交通運輸方面一直採取的減排方法——最少在市民可以參與的層面上——只是鼓勵公眾使用與時並進的綠色公共交通工具，提倡所謂低碳和零碳的選項，是甚麼呢？

政府從來沒有加強或推廣將單車作為一項交通工具的選擇。政府曾在多個不同場合提出其目標，便是要避免增加路上整體車輛的數目，避免交通擠塞問題惡化，以致抵銷路邊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成效。單車不僅是零碳，還是零排放。除了步行外，其他交通工具均不是零碳和零排放，鐵路、巴士、小巴、的士及渡輪都不是，唯獨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可以做得到這樣。單車佔用的空間小，很明顯，它不會佔據馬路大量空間，不會造成交通擠塞。其實現時政府當局經常鼓勵市民培養每天運動30分鐘的良好習慣，值得一提的是，踏單車所消耗的卡路里較乘搭巴士或駕車高出最少5倍。所以，如果市民上下班時以單車代步，輕而易舉便可達到這個目標，甚至超出建議的運動量。外國有研究顯示，在市區踏單車會比乘搭私家車更快，單車的平均時速大約是每小時10公里，與在歐洲城市塞車時的車速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在繁忙時段，交通非常擠塞，當其他車輛仍困在路面時，單車早已到達目的地。可惜的是，即使政府有所謂推廣單車文化，似乎也只局限於新界和新市鎮，非常不足夠，對於鼓勵居於新界及新市鎮以外的市民以單車代步，似乎毫無幫助。

但是，我今天提出這議案，是希望提出一個遠景，要求政府制訂一套單車友善政策。我提出的這些具體建議，是作為目標，並非要求政府立即全面實施我所說的建議。其中的建議，正如我的議案第一、二點所提述，是在進行市區重建時，預留土地建設單車徑，以及在新海濱發展項目時，增設單車徑。這些需較多時間考慮和規劃，實際可行性亦會受不同因素影響。但是，我認為大原則是，政府應該朝着這個整體方向邁進。

我要強調，我並非要求政府立即在所有市區道路設立單車專線，我知道這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有些道路很狹窄，有很多車輛行駛。

在東京，政府要求單車必須慢駛及讓行人優先，而台北政府則是在不妨礙行人和交通的原則下，允許單車駛上行人路，這兩個城市均會豎立指示牌，提醒市民有關情況。這些做法彌補了單車徑網絡的缺憾，這些缺憾不是這些城市獨有的，香港有很多單車徑因為不同原因而斷開，缺乏連貫性。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推出我建議的試驗計劃時，能夠同時明白當中的顧慮及理念，容許單車有限制地在行人路上行走，連接現時斷斷續續的單車徑，從而大大提升踏單車的吸引力。我知道若在市區踏單車的市民增多，當局一定會擔心踏單車人士的安全，我自己亦曾在踏單車時被巴士撞倒。但是，正因如此，我們才更要敦促政府一定要加強宣傳踏單車人士在道路上使用單車的路權。所以，我在議案中提出第九點，建議在駕駛考試中加入單車共享道路的內容，以加深駕駛者對這方面的資訊的認知。最後，請容許我談談"共享單車"，Gobee.bike一如Uber般，早前在社會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反對它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違泊，反對者指用家隨處停泊單車，並佔用了現時的公共單車泊位。我認為政府要適度規管"共享單車"，但同時亦應該就"共享單車"或"自助單車租借"行業，制訂明確的政策及配套。很簡單，如果大家擔心"共享單車"佔用了市民所用的單車泊位，可以增設單車泊位。有議員亦提到，有些國家提供地下單車泊位或雙層單車泊位，專供"共享單車"行業使用。政府亦可以在行人路上劃出指定擺放"共享單車"的地方，以免人們隨處停泊單車。這些適度的規管其實可鼓勵行業的發展，對鼓勵大眾以單車代步亦必定有幫助。現時全球有超過850套"共享單車"及"自助單車租借"的系統，"共享單車"已發展成熟的海外城市亦有很多，包括倫敦、巴黎和哥本哈根。美國華盛頓DC的研究顯示，55%的受訪者表示在推出"自助單車租借"服務後，減少了以汽車代步。華盛頓DC推出"自助單車租借"服務後，交通擠塞的情況錄得2%至3%的改善。

有4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

主席，今天討論的議案是"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有留意立法會情況的市民便問我：原來單車不是交通工具嗎？

換言之，政府把單車撇除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之外，仍然把單車視為一種輔助性質的工具，甚至是康樂的定位。難怪政府至今仍未推出正式和全盤的單車政策，出現規管單車使用條文過時，硬件設計脫離實際，甚至是窒礙市民外出使用單車代步的意欲的情況。數年前，我在元朗參加了一個推廣單車安全的活動，同行有一位前港隊的單車選手代表，他與我一起體驗如何安全踏單車。

結果，那位平時在比賽時風馳電掣的單車選手表示，那次可能是他一生人踏單車最慢和最辛苦的一次。

主席，並非四五百米要停一下，而是不足一百米，甚至只是數十米，便因有行人過路處或馬路而需要"停一停，等一等"。

再者，路面亦有很多問題，容易發生交通意外，迫使單車使用者無奈地違規駛上行人路，以致經常出現人車爭路的情況，驚險萬分。單車徑的設計是否可以做到"更無縫"，行人和單車是否可以共用路面等議題，確實需要社會認真探討。

在地區層面，除了要求當局盡快修改《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在不同地區提供足夠的單車泊位外，我更希望當局可以按"以車為本"的原則設計單車泊位。舉例來說，當局可在單車泊位加設上蓋和監盜裝置，因為現時單車的質素很好，車主也很愛惜單車，如果要車主把愛車放在戶外日曬雨淋，他們感到很心痛，亦容易吸引別人偷單車，所以當局要從提升管理質素及保障市民財產的角度來考慮。

此等建議均希望在各項細節中，從用家角度改善行車環境。

同時，我的修正案亦提到要求修改《道路交通條例》，以優化單車使用者使用行人路的規則。針對上述例子和我的親身體驗，當單車使用者遇上單車徑的特殊情況，例如修路或路面凹凸不平時，單車在甚麼情況下才可使用行人路呢？其實，現行的《道路交通條例》真的非常過時，單車使用者很多時面對實際問題，市民有時會覺得好像是被迫犯規違法般。舉例來說，在兩段截斷的單車徑間有一小段行人路，一般單車使用者看到沒有行人時，也會直接踏單車過去，但警察看到時會執法，這無疑增加不必要的警民矛盾。

當局若不盡早處理我提出的修正案的內容，單車將難以普及成為一種交通運輸工具，有關政策亦窒礙本地環保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事實上，工聯會一直認為單車必須成為主流的綠色環保交通工具，早於2002年，我們已提出發展單車工業的具體建議，透過工業政策，扶助本地單車製造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我們指的單車工業，是指所有與單車活動有關的行業，例如單車買賣、維修、儲存、租賃，以及單車服裝、用品、美容、清洗等行業的一條龍服務。我們期望這些發展可以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及中小企業的營商機會，這亦是我們近年經常引用的"產業"概念，以發展產業帶動經濟及就業的發展。及至近年，我們亦提出了發展單車旅遊，以促進及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概念，推動本地深度旅遊。我們亦要求政府加快興建貫連全港的單車徑，中間附以發展假日墟市、各區特色旅遊線等，讓本港及外地旅客可以無縫地以踏單車"慢遊"的方式來體驗香港的風景。因應工聯會一直倡議的單車產業發展，我在修正案中提及舉行更多的大型單車比賽及與單車相關的活動，正是其中一個推廣和重視單車發展的方式。新加坡早年興建了一條圍繞全國的環保單車徑，便是希望讓市民和遊客可以單車輔助，作為深度旅遊的工具。主席，雖然我在修正案中未有提及，但不少城市為有效管理單車的數量及泊位問題，也會研究發牌制度。

此外，廣州亦設有單車發牌制度，但因執法不嚴而導致種種問題。

主席，單車曾經締造了不少傳奇，為香港帶來國際聲譽，無論是洪松蔭、黃金寶、黃蘊瑤或李慧詩，一個一個熟悉的名字，將香港的單車運動推向國際舞台。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以來積極支持香港單車運動的發展。但是，單車除了是精英運動及消閒工具之外，更是一種有益身心及"零排放"的代步工具，有助於環境之餘，亦有助於市民的身體健康。很可惜，相比其他亞洲地區，例如台灣、澳門、日本及新加坡，香港單車徑的配套設施及路線的設計，常常為人詬病。縱使政府時常說會繼續建設單車友善的環境，但香港單車發展的政策一直被人批評在配套及設計上均不夠友善。因此，就這項議案，民建聯提出以下的修訂：首先，以貫通新界東西的單車徑為例，單車徑像"斷截禾蟲"一樣，每到達路口便要下車、推車、再上車。這種"斷截禾蟲"的設計，其實很容易造成混亂及意外。對不少新界區的居民來說，單車不單是消閒工具，更是他們每天用以接駁公共交通工具的主要工具。居民如要前往屯門或元朗的西鐵站，單車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接駁工具。但是，"斷截禾蟲"式的設計令他們踏單車時非常不便，人車爭路之餘，亦很容易造成危險。民建聯去年曾發起單車遊行，要求政府盡快改善單車徑的設施，以及打通新界的單車徑，以組成一條環形的超級單車徑，便利市民使用。我希望政府可以從市民的角度考慮，盡快完成貫通新界東及新界西的單車徑接駁工程。

我也知道整個過程會相當艱難，因為要與居民妥協、協調等，但困難不代表不做，我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更多方案諮詢居民，迎難而上，盡力謀求共識。另一方面，說到單車，便會有泊車位的問題。現時不單汽車的泊車位不足，單車的泊車位同樣不足。

雖然在很多公共交通工具的轉乘站也設有單車泊位，但我們看到也是經常泊滿的。除在新界外，離島的單車泊位亦長期不足。

過去多年來，我一直希望政府可以多興建不同類型的單車泊位，包括兩層的單車泊位，甚至採用外國的地下車庫設計，但政府似乎多年來也沒有作出回應。我記得我在4年前曾提出這要求，但4年已過去，今日的長洲依然是舊日的長洲，單車泊位依然不足。

除了泊位之外，我亦希望政府在未來的新型屋苑內，將單車泊位納入為必要設計。因此，我希望政府在賣地條款及公契內加入單車泊位的供應，令使用單車的市民有地方泊車。以我自己為例，我有一輛單車，但卻要放在家中，因為我家樓下沒有地方停泊，即使在車位後面擺放單車，也會因違反地契而要把單車搬走，原因是根據現時的地契，車位只能泊車，不能作停泊單車之用。隨着市民日漸增加使用單車，我希望政府能夠就這問題作出改善。無可否認，香港地方較為狹窄，在市區道路使用單車會有一定難度。政府也經常表示，基於道路安全，不鼓勵市民在市區使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在市區踏單車危險，這究竟是政府拒絕發展單車網絡的原因，還是政府拒絕發展單車網絡造成的結果呢？近數年，越來越多市民使用單車作為代步工具，在市區缺乏單車徑的情況下，市民很多時候要在十分繁忙的道路上踏單車，所以單車意外年年增加。市民面對危險並非因為身邊經過的車輛風馳電掣，而是政府根本無視這現象。在市區規劃上，政府一直只是作口號式的宣傳，說會發展單車，但是否有機會真正檢討單車網絡配套和設施上的不足呢？

此外，我們希望政府不單要保障踏單車人士的安全，也要保障其他交通工具的安全。為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理順雙方的爭議。

政府有責任鼓勵和協助不同經營模式的單車租賃服務，使之能夠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下與時俱進地發展。同時，一些電動單車或踏板車也越來越普遍，希望政府能夠適時考慮是否把有關車輛納入管制範圍。今天，我們支持單車友善的環境，所以希望政府與時並進。

回顧以往，政府一直根據2009年顧問報告，只把單車定義為消閒工具而非交通工具，一般只會考慮在新發展區設立單車徑，而不會考慮按照政府現時的規劃標準，在市區設立單車徑。其中大家看到最核心的原因，是政府就單車徑制訂了標準，然後把這標準放諸於市區，指現時市區路面空間不足，並以此為理由，表示無法在市區提供單車徑。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其實全世界的大城市都不會在市區採用這類單車徑作為以單車代步的設施。以單車徑的闊度為例，大家都明白，尤其是在舊城區，若要提供有足夠闊度的單車徑，當然會有空間不足的情況。我今天正正想強調單車徑與單車線兩者的不同，而全世界的大城市其實均普遍採用單車線標準，而不是香港政府所採用的單車徑標準，在市中心推動單車友善政策，以及以單車作為交通運輸工具的政策。事實上，我有第一身的經驗，在過去半年，我們推行的"天光Ride"活動，清晨時分在港島北，無論由東至西或由西至東，試了10多次以單車代步，該活動非常受歡迎。

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市民有如此高度的參與，正正反映在市區提供單車線是有實質的需求，亦切實可行。

我想在此說一說單車徑與單車線的分別，這點非常重要。現時政府在新發展區提供的單車徑，其闊度要求非常高，造價更非常高昂，動輒以千萬元計算，原因是既要全部以膠墊鋪地，亦要在任何一個出入口安裝膠棒，迫令單車減速。剛才已有多位議員提出這種"斷截禾蟲"的單車徑的設計問題，我在此不再重複。我們看到這種單車徑的設計，基於其標準的問題，令成本極度高昂，既不安全，亦不方便使用，更成為一種藉口，指市區沒有空間提供單車徑，因為單車徑設有這種標準。事實上，環顧全球，各大主要城市均只會在市中心劃出單車線，就是在路面劃上白線，然後加上一個單車符號。

因此，香港政府實在不應該畫地為牢、故步自封，而是應該跟隨世界的趨勢，積極在市區而非局限於新界或新發展區，推動單車友善城市的設計。在市區提供單車線，較在郊區或新發展區設立單車徑，更有效益。大家均認同單車作為代步的交通工具，既能減低碳排放量，亦能改善急需改善的路邊空氣污染、交通擠塞、車位不足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市區中心最為嚴重，最需要改善空氣污染、交通擠塞及泊位不足問題的地方，就是市區中心，而最多人上班、上學的地方亦是市區中心。

代理主席，香港提出發展智慧城市已有多年，當局擬備了一份又一份的顧問研究，但一直未有展開具體工作，進展十分緩慢，各方面都被人批評為落後。當然，最落後的是很多過時的法例和制度並無與時並進。政府運輸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運輸署和運輸及房屋局經常強調的減少路面上的私家車，減少路面上的車輛。不過，除加強發展和推廣公共運輸外，單車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元素，但政府一直沒有認真推動。

"事隔9年，梁振英在今年1月發表施政報告時舊事重提，表示政府會串連現在分散在新界的單車徑，打造一條貫通新界東西、全長82公里的超級單車徑。

無論如何，問題是類似工程淪為空談。以荃灣至屯門的一段單車徑為例，本應於2011年動工，2014年建成，但工程拖延至今，現時完全沒有動工的跡象，聽聞甚至有可能會擱置。今年2月，我舉辦了一個研討會，題目是"邁向智慧城市與綠色交通"，多位來自不同業界的講者分享了他們對於綠色交通的意見。一提到綠色交通，便一定要提及單車。其中一位講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助理教授何穎教授，她專門研究數據與交通運輸的關係。

此外，她提到香港有很多交通規劃做得不錯，唯獨是單車方面是最差的。她認為，政府在規劃時應加入對機動車輛以外工具的考慮。政府開放數據的步伐緩慢，業界當然希望政府提供更多交通運輸的開放數據，無論是政府自己或私人機構掌握的。

例如，過海隧道以至九龍與新界之間的隧道流量數據，其實有很高的參考價值。所以，我在修正案第點提出"以善用數據作智慧城市規劃為基礎，設計合適的單車路線，以提升交通效益"。當然，其實這不限於單車，但今天我們討論單車政策，因此我便特別提及與單車有關的數據可以如何幫助我們。

代理主席，我感謝許智峯議員就單車友善政策提出的議案，以及陸頌雄議員、陳恒鑌議員、姚松炎議員和莫乃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在此開場發言，讓我扼要講述政府的單車友善政策。

除了鼓勵使用公共交通，政府致力推動"綠色出行"，進一步減低交通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應對氣候變化。單車和步行都是理想的短途低碳出行模式，連接"首程"及"尾程"，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減少市民需要乘坐機動交通工具的需要，亦對身體健康比較有益。所以，我們同意應促進"易行"及單車友善的環境。

所以，我們在推展使用單車作短途代步和推動單車友善的環境時，也需要兼顧道路安全。除了發展單車徑網絡，政府近年亦致力改善單車配套設施。

德國以單車代步的風氣相當盛行，而政府對於單車法規和車道的規定亦相當嚴謹。當地規定10歲以下的孩童要在行人路上踏單車，在小學階段會安排一項針對兒童的路考，通過考試的兒童才能在道路上踏單車。而當兒童超過10歲便必須遵守成人的交通規則，待長大後更需要考取單車執照，學習各種交通知識，以及培養車德，例如優先禮讓行人等。以上的德國例子正好說明，要發展單車友善城市，必須先讓市民熟習單車是一種環保的正式交通工具、令單車成為安全的交通工具，以及令市民擁有正確的駕駛者心態。主席，除了正確的駕駛者心態外，我認為嚴正執法亦很重要。根據香港的《道路交通條例》，魯莽騎踏單車或不小心騎踏單車會被罰款500元，再次觸犯會被罰款1,000元及監禁3個月。但是，據我了解，目前警方需要即場目擊單車駕駛者的違規行為，才能發出告票，所以，一直以來，檢控單車違法的個案其實不多。相反，德國的法例相當嚴謹，例如踏單車的人如果在德國衝交通燈，會被罰款超過100歐羅。在德國，如果酒後踏單車，不但要罰款6,000歐羅，還要被監禁1至5年；其後還需要通過心理測試和路考，才能再次成為"單車客"。主席，我也很喜歡踏單車，所以，我一定支持制訂單車友善的政策。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參考其他成功實施單車作為主要代步工具的國家的經驗，我們並非單從單車愛好者或使用者的角度，要求增加各種在這項議案內提及的單車徑和相關的配合措施便能達到既定的目的，而是同時需要全面顧及其他市民對單車政策的改變可能產生的憂慮，就道路使用及違規罰則等相關方面都取得廣泛共識，才能真正促進香港成為一個單車友善的城市。

香港政府經常要求香港人增值、發展和創新，無疑香港為發展而發展的意識形態，政府是最大的建構者。

慢生活並非慢吞吞地生活，而是教我們讓生活的節奏慢下來，並以一種正確的速度來生活。慢生活並非呼籲我們放棄自我、無所事事或不事生產，亦不是支持我們怠惰或"泵波鐘"拖延時間，而是要我們有一種張弛有度的生活哲學，讓我們活在平衡當中。歐美有很多國家在20多年前已推動這種慢生活運動，並且設立了國際慢城組織。在2014年，全球已有29個國家及189個城市加入這個組織，包括英國、澳洲、中國及韓國。而所謂"慢城"，是指在文化、保育、交通、環境、教育、飲食、旅遊接待、運動、生活作息等不同方面均推行一種慢的概念。其實，在中國人的文化裏，我們經常也聽到類似的說法："慢行"、"慢用"、慢慢歎"、"慢慢試"、"慢慢做"、"慢慢講"等。慢活並非要完全推倒高科技帶來的生活便利和高效，而是提醒我們：生活是否可以不一樣呢？而踏單車便是"慢活"的一個最佳例子。很可惜，香港政府對單車的思維真的很有問題。香港一直無法與國際接軌，成為單車城市，這跟香港政府如何看待單車有莫大關係。即使單車屢次創造香港傳奇，從洪松蔭、黃金寶、黃蘊瑤到李慧詩，一代接一代的香港單車運動員，把香港單車運動地位推向國際舞台。但這些光環，仍然無法令香港的單車文化普及。至於香港政府的思維，就是單車仍然是一種日常生活以外的事，仍然是一種誠惶誠恐的事。市民每次踏單車也要到單車公園或海濱長廊的指定地點，才能安全地享受踏單車，遑論作為代步工具，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單車，離我們很近，但又離我們很遠。即使"單車友"願意把單車擔抬到公共交通工具上指定的地方，但不能摺合的單車，公共交通工具仍然不歡迎，有關的政策仍然不友善。例如九龍巴士有限公司要求"單車友"預先摺合及包裝好單車，並確保沒有任何配件凸出或外露才能上車，而單車不能霸佔座位及阻塞通道。

香港城市規劃根本沒有把單車放在眼內，只懂推出單車友善政策這類口號，卻不考慮在配套及設施上作出配合，這便是不友善的真相。有關共享單車，這是在來往車站和屋苑之間，居民最需要的。共享單車的費用應以八達通卡支付，便利居民，而不是如現時Gobee.bike要以信用卡支付般麻煩。現時共享單車每小時收費是5元，但乘搭輕鐵，12個站的車費也只是4.8元。現時沒有正規的共享單車泊車位，以致出現共享單車胡亂停泊及佔用地方的問題。

主席，政府的單車政策乏善可陳，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政府針對單車推出的措施，不但未能滿足市民的切實需要，而且在執行上也問題眾多。早在2008年，發展局已宣布建造一個貫通新界東西的單車徑網絡，可是，時至今天，整個工程不但尚未完工，即使是已完成的部分，也備受批評。當局在單車徑規劃上的失當，反映一個更大的問題，便是政府根本未有將單車視為交通運輸工具。規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將單車描述為一種康樂活動，這種落後於時代的思維，局限了政府的整體交通政策。去年，政府以《香港2030+》為名，發布一系列文件，為香港2030年後的規劃策略提供方向。當中針對運輸基建及交通情況的專題報告有數個重點，包括沿用鐵路為集體運輸骨幹，壓抑私家車增長，以及為疏導超出負荷的交通網絡而繼續擴展全港鐵路和公路網絡。這些建議只是沿用過往數十年的既定政策，根本未有在交通政策上為香港提供一個具前瞻性的願景。我認同香港的交通網絡需要疏導，然而，政府近20年主張以鐵路為客運骨幹，同時壓抑私家車增長的政策方向成效有限，除了令交通擠塞持續惡化外，也導致繁忙時間的鐵路網絡超出負荷。根據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去年公布的數字，以每平方米站立4人計算，港鐵西鐵線和荃灣線部分路段在早上繁忙時間的載客率已經超出100%，部分路線的載客率也高於九成。這個以鐵路為客運骨幹的交通策略本身已經不勝負荷，因此，在重視鐵路之餘，政府必須重新思考整體交通策略，將長期被忽略的單車政策納入整個交通政策來考慮。運輸及房屋局官員一直以消極的態度對待單車使用者，在不同場合上多次指出，香港的道路交通繁忙，不適合在市區劃出專用單車徑，又指出鼓勵市民使用單車會增加意外風險，這套說法只是試圖將駕駛人士和單車使用者演繹成為兩個對立的群體。早有證據證明，單車友善政策對路面交通有正面影響。去年，歐洲有學者評估20個歐美城市的單車政策，發現適當的單車配套，包括有保護功能的單車專用線、共享單車等，均可以鼓勵市民轉換交通模式，達致紓緩交通擠塞的目的。紐約曼克頓在2010年開始建設單車專線，令附近部分路段的行車時間減少三分之一；英國劍橋在2014年改建同類設施，令鄰近車流量下降。其他同類研究亦指出，設立單車專用線，無論是否設有保護裝置，也可以令駕駛人士更易發現路上的單車使用者，從而確保單車使用者的安全。其實，正因為市區交通飽和，政府更有需要為出入市區的大眾提供替代方案。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結果指出，港島和九龍區居民跨區就業的情況遠較新界區輕微，作為低成本的短途代步工具，在適當的政策配合下，單車有能力成為市區居民在鐵路和其他路面交通工具之外的理想選擇。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之中，不少議員均提出利便使用單車的政策，我建議政府考慮效法現時的行人專用區，在假日的市區路面，研究設立單車專線，作為市區使用單車的試點，鼓勵市民使用單車。主席，除了硬體的單車道路外，隨着科技發展，單車科技也日新月異。以民用單車為例，最明顯的是電池單車的出現，電池馬力不大，但可以減輕使用單車人士的體力要求，對於發展單車大有好處，這也是政府交通政策的另一盲點。我希望政府未來可以積極的態度看待單車，將單車納入整體交通運輸規劃之中。

主席，今天的議案促請政府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並制訂相關的政策配合。今時今日，在世界很多大城市，例如北京和台灣，均着力推廣以單車代替私家車和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作接駁用途，這已經成為新趨勢。推動市民以單車代步，不但環保，亦可減少碳排放，改善空氣質素，又可以減少私家車的流量，疏導交通，可以說是非常值得推廣。原議案及數項修正案從不同的角度，提供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的意見。這些建議如能一一落實，固然非常理想，問題是香港是否具備推動以單車為交通運輸工具的客觀條件呢？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首先要了解落實政策的客觀限制，看看這些問題可以如何一一解決。首先，香港地少人多，道路非常狹窄，如要另闢單車專用的線道，便要縮窄原有的行車道或行人路，似乎並不可行。如果讓單車和普通車輛共用一條行車線，意味着普通車輛的車速可能要降低，並實施限速的措施，否則便會險象環生。如果寄望原有的道路可以騰出空間來擴闊路面，亦顯得不切實際。其次是單車停泊的問題。現時全香港共有約57,700個公眾單車泊位，但主要集中在新界區，而港島區和九龍區合共只有不足400個，其中南區、灣仔及葵青區只有少於20個泊車位，觀塘及黃大仙區更是一個泊車位也沒有，情況極不理想。如果要將單車定位為交通運輸工具，其中一種必需的配套，便是大大增加單車泊位，以應付需求，特別是在港島區和九龍區。不過，同樣由於土地有限，供應緊張的問題，現時市區連私家車的泊車位也不足，我們是否能夠令部分市民放棄他們的出行習慣，放棄使用私家車，騰出空間讓單車停泊呢？這是不容易解決的，否則便要找到大面積的閒置地方，或在窄小的街道上增加單車泊位，談何容易？第三，原議案和修正案提到完善市區的單車網絡。事實上，政府在2004年完成騎單車研究的最終報告，分析本地單車徑網絡發展及外地政策例子後，已經明言由於安全條件和基礎不完善，故沒有計劃在市區設置單車優先的道路。今年年初，政府當局在回答立法會的質詢時，亦再次重申這種說法，表明不鼓勵市民在市區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並表示政府的政策是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例如啟德發展區，促進單車作短途的代步工具。至於市區，則只會考慮在海濱、中環、灣仔北及北角海濱設立單車徑的可行性。主席，事實上，在現時的市區規劃下，發展單車網絡非常困難，即使有重建項目，但以市區重建局過去的重建項目來說，有關項目成本高，收益少，大型的計劃亦不多，依靠市區重建來預留興建單車網絡及有關配套的空間，可能性亦不高。主席，我提出上述的憂慮並不是想"潑冷水"，而是想從實際的角度考量，先易後難，按部就班，先局部改善現有單車網絡，再研究如何可以在市區推展，例如政府多年前提出興建貫通荃灣、屯門、上水、大圍和西貢的超級單車徑，至今只完成部分路段的接駁工程。至於荃灣至屯門主幹線及南生圍、西貢、龍鼓灘及太和段等4條分支路段，仍然在檢討設計的階段。我很希望當局可以加快進度，並落實在維港兩岸海濱長廊興建單車徑。此外，當局亦應提出適當的政策，以扶助共享單車在香港普及化，例如沙田區議會早在4年前已經計劃在大學港鐵站及科學園設立共享單車的項目。由於計劃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門，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房屋署和地政總署，但又沒有一個部門負責牽頭，至今仍然未得到所有有關部門的批核。就此，政府當局應該考慮指定負責牽頭的部門，帶領其他相關部門盡快落實計劃，亦可以在擬議的啟德單車徑提供共享單車的服務網絡，並且在九龍城一帶的公園增設單車泊車位，鼓勵市民以單車作為短途接駁工具。其實，很多像香港般人多車多的大城市，例如紐約和新加坡，均成功推廣單車出行，令不少熱愛單車的朋友非常羨慕，我相信有些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對於一些新規劃的地區，政府應該將單車徑納入交通規劃之內。至於繁忙的市區，我相信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還要視乎當局是否能夠下定決心。

主席，許智峯議員提出"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的議案，我是贊成的。一直以來，不少單車使用者經常反映，香港的政策不利於單車，因為我們看到，首先是單車徑不足，其次是難以找到泊車位，有些地方甚至沒有泊車位；如果想將單車帶上巴士或港鐵，根本沒甚麼可能，乘客或須將車輪拆下，甚至不准把單車帶入車廂。我們說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但相比其他國家或地區，我們真的非常落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一直將單車視作一種消閒工具，而非交通工具，所以，在設計道路及規劃社區時，並無——我覺得是完全沒有——預留一些空間給單車使用者。

最近我們談及東涌區，區內有3,300多個單位，但很可惜，1萬多名居民，最多只有220個單車泊位。試想想，這種設計根本無法達致推動單車成為交通工具的目標。我們在議會討論時，政府竟然說它是根據現時的規劃準則來釐定這個數目。大家看看，如果根據現時的規劃準則來釐定單車泊位的數目，是多麼的落後。政府完全沒有更新這項準則，亦沒有考慮其實我們現時應該要改變這項準則，它根本沒有做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這些問題，我們當然明白，因為我們看到現時的實際情況，明白當中的困難。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無心，亦沒有一項政策，考慮如何能夠帶動、促進甚至推動單車成為市區內的代步工具或代替某些公共交通工具，政府並無考慮採取這種方針及目標。

要推廣單車及改善落後的政策，我覺得非不能也，而是政府不為也。多年來，我們看到政府無心做這件事，舊區也算了，已經很難改變，但是，新區也不見得有這種發展。

所以，我認為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針對的並非要在設施上有甚麼大改變，最重要的其實是政府的心態、精神和政策目標。

唯一一個大前提，就是政府要有心才行，......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恒鑌議員就單車友善政策提出的修正案。

大家只要看看全球各地，例如新加坡、倫敦和紐約，便會發現單車在該等繁忙的國際大都會裏亦有生存空間。隨着共享單車由概念轉化成實踐，以單車代步在不少城市裏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在輔助市民直接出行或接駁主要交通工具方面，單車都帶來極大方便。

因此，我希望政府擔當更重要的角色。

主席，多謝許智峯議員提出今次的議案，讓大家確認一下，香港其實出現了"單車極不友善政策"。主席，有同事說要申報，其實也不是真正申報：我不懂踏單車，我從小到大都住在港島區。要學踏單車，當然首先要視乎家人會否購買單車讓你學習，也可以租用單車，但在香港島可讓人學習踏單車的地方，其實也相當危險。

其實單車佔用的空間小，又可點對點，亦可個人化，可說絕對是零污染，推動單車應能有效改善香港市區空氣質素。但是，不知為何政府沒有想過單車其實也可以解決交通問題，反而覺得會引致更多交通問題。我們在這方面似乎遠遠落後於其他國際城市。世界很多大城市早已發展個人化及點對點的運輸方式，包括單車，偏偏香港政府卻背道而馳。政府在上星期提交了《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我們當然理解所談的是公共交通，但似乎完全沒有涉獵整個規劃，甚至沒有就共享單車等作出具體建議，似乎只是談及正在進行或將來小修小補形式的政策，實在令人失望。香港地方小，市民日常前往很多不同的地方，距離可能也只是1公里內。在香港島有多一個公共交通工具的選擇，就是電車，但在較遠的地方，以單車代步就非常理想，但政府似乎不以為然。

另外，過往多年，我認為在香港島踏單車的機會相當小，不過，早前規劃中環灣仔繞道和相關的填海工程時，有否考慮建設海濱單車徑貫穿香港島的北面，即可能由上環至柴灣呢？

第一，輔助電動單車不是新事物，外國早在10年前已有，讓踏單車的人不用太費力，特別是上斜路。

台灣也一樣，但台灣與一些大型的單車廠合作。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公共交通政策說來說去都是以鐵路為骨幹，但現時的規劃長期出現強幹弱枝的情況。

最重要的一點是，尖沙咀至中環的航線是全港唯一一條不准攜帶單車登船的航線，即使把單車摺起來或拆除車輪也不可以。

要利便市民踏單車，本港必須建立一個"人車共融"的環境，其中一個環節就是公共交通與單車之間的協作。如果政府依然把單車視作休閒工具，而不是市民的一種交通方式，實在難以令各部門及公共交通營運者在乘坐交通工具上配合單車使用者。

近期，我們正與地區的朋友和相關部門交流，研究如何擴展起動九龍東及啟德發展區的單車徑網絡。發展局曾提出建議，設立一條單車徑，貫通茶果嶺、觀塘海濱及啟德體育園區，直往土瓜灣。

第一，是警方；第二，是運輸署；第三，當然是康文署。我理解他們的角度，他們通常關注管理上的問題，即如何管理及確保單車使用者以外的其他使用者的安全。其實，我是在某次會議上才從運輸署和警方得知，違規踏單車是要從駕駛執照扣分的，一如駕車衝紅燈般，扣滿一定分數後，就要修讀一個駕駛改善課程以補回分數。

這些問題應如何處理，我相信只有各部門互相衷誠合作，才可令"人車共融"成為一項可以落實的政策而不只是一個概念。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解決，我相信發展局"東九單車徑"的計劃很有可能會胎死腹中。

一如2014年的審計報告指出，一段45公里長的單車徑，便有105個下車處。

代理主席，政府現正就啟德發展區擴展單車徑網絡進行一項可行性研究，我們聽到的消息是今年年中將會完成。我們期望研究結果會提出一些具體方案，尤其是如何與其他部門合作，例如我剛才提到的警方、運輸署及康文署。在這方面，我相信需要在局方的層次跟進，跨局互相協調，積極處理。我亦希望政府正視立法會跨黨派議員的建議，跟進我和其他同事提出的意見，推行真正單車友善的政策，進一步鼓勵市民在市區及郊區以單車代步。

代理主席，關於單車友善政策，只是談論並不足夠。我記得在1年多前，公民黨已經向局長提交一些有關單車友善政策的建議。過去1年來，我和公民黨亦參加了一些推動單車的活動，其中一項活動名為"天光Ride"，由我、楊岳橋議員和譚文豪議員在早上7時，分別以3種不同的交通工具，由太古城前來立法會上班。我負責騎單車、譚文豪議員負責乘坐港鐵，而楊岳橋議員最舒服，負責駕車到立法會上班。當天在"天光Ride"的活動中，我與經常騎單車的人士一起由太古城騎單車到立法會，全程大約花了45分鐘，而我們已將整個流程拍攝成影片，大家有機會可以瀏覽我們的Facebook。據我理解，這些騎單車人士並非單車"發燒友"。首先，我要解開一種迷思，也就是這些喜歡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的人士未必會購買一輛很漂亮的單車，然後經常參加比賽或到香港的單車徑騎單車，他們並非這樣的單車使用者，而是將單車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不論是上班或下班、上學或放學，又或平時代步，他們都會使用單車。他們其實是想將單車變成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剛才很多議員也談到倫敦和紐約這些城市如何將單車變成一種交通工具，達致人車共融，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如果駕車人士不把單車使用者與其他道路使用者視為一樣的話，這會對騎單車人士構成很大危險，這便是所謂mindset的問題。

因此，在制定法例時，單車使用者必須與其他汽車使用者一樣，要遵守交通安全，也要佩戴安全頭盔及採取安全措施保護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

代理主席，以往以單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地區，被視為落後的象徵，但近年很多城市推廣以單車代步，並視為一種低碳、環保，又能達到健身效果的出行方式。特別是在西歐和北歐的一些城市，政府將單車定位為一種大眾交通工具，令其普及程度不斷提高。

2013年1月，英國倫敦市首設單車專員一職，目的是推廣單車出行，解決交通擠塞、空氣污染和市民缺乏運動的問題。許智峯議員提出的議案要求政府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定位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原意是好的，但我們亦要實事求是，若要將單車作為涵蓋全港範圍的交通工具，我覺得條件並未成熟，所以持保留態度。首先，香港公共交通方便，以單車代步的效果會適得其反。香港市民主要依賴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統，私家車所佔比例較其他地區為低，與歐洲、美國和內地城市不同，這些地方地大，道路寬闊，公共交通便捷程度受制於客觀環境，需要以私家車代步，推廣以單車代步有助減輕對私家車的依賴，效果會較為明顯；而香港地少人多，在發達地區中，其人均私家車擁有量是最低的。如果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對減輕私家車依賴的成效有限，更可能會鼓勵市民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轉為單車出行。根據政府統計，2015年公共交通服務的每天乘客量為1,260萬人次，試想想，如果有10%的人選擇踏單車出行，每天在主要交通道路上會有數以十萬計，甚至百萬計的單車行駛，對現時已經擠塞的道路交通肯定會雪上加霜。其次，香港的道路複雜，單車行走有限制，若單車在主要道路上與其他交通工具一同行駛，為了保障行車安全和交通秩序，必須為單車預留專線。以目前在香港市中心的交通設施而言，具備條件的道路並不太多。此外，香港本身地形複雜，特別是港島，上落斜坡的斜度極大，有條件建立單車徑的只是海濱，以及九龍和新界人口分散的地區。第三，現時的法例與市民在安全使用單車方面的意識仍存在不少差距，如果貿然將單車定位為主要交通運輸工具，甚至將電動單車合法化，將會帶來不可預計的後遺症。代理主席，雖然將單車作為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不太合適，但我認為單車可以繼續定位為康樂消閒工具，以及推動綠色旅遊的重要元素，亦可以在部分有條件的地區作為市民的代步工具。近年，政府在規劃新發展區時亦預留了不少土地興建單車徑，包括貫穿新界東西、全長82公里的超級單車徑，而在東涌擴建的新市鎮，以及啟德發展區、西九文化區、洪水橋、元朗南等不同區域的新區，亦加設了單車徑，這些做法將有利於把單車徑串連成為有規模的單車徑網絡。至於港島區，地小路窄，在傳統道路興建單車徑，幾乎是沒有可能的，只能在海濱進行更新工程時，一併興建單車徑。目前，港島大部分海濱規劃為市民的公共休憩空間，地勢平坦，單車徑所佔的位置有限，只要政府有決心，設法將海濱各路段串連起來，成為環島單車徑，我相信一定會受市民和遊客歡迎。代理主席，最近全球流行共享單車，香港的沙田區亦率先引進了這套GPS全球定位系統，用戶可以使用手機App查找附近的單車，掃描QR code打開單車的智能鎖，使用後可以把單車停泊在不影響交通的地方。這種系統的好處是方便使用者，並可通過定位系統了解用戶的使用習慣，根據需求隨時調配車輛，避免因為失誤造成資源錯配。香港居住空間狹小，不方便在家中存放單車，而共享單車可隨時取用，方便省時，將會是未來的趨勢。因此，政府在進行規劃時，應該在有條件的單車徑預留泊位，為共享單車創造條件，方便市民和遊客，加強單車遊覽在旅遊中的角色，這樣將可以為我們的旅遊業增加具吸引力的新元素。

再者，越來越多遊客喜歡選擇在海外進行單車遊，完善的單車友善環境更可帶旺旅遊業。但是，香港說了很多年，時至今天仍然不是一個單車友善的城市。不少議員一直在立法會和區議會提出很多建議，要求政府推行單車友善政策，但政府往往以舊區早已進行規劃、香港路段狹窄、人多車多等理由和藉口而不願意推行。

倫敦是一個歷史比香港悠久、發展更早的城市，亦能變身成為單車友善城市。由此可見，香港政府其實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是不想做而已。約於2000年，倫敦政府開始改造倫敦成為單車友善城市。當年，倫敦市上午繁忙時段駕駛汽車進入倫敦市中心的人數遠多於踩單車的人數，比例大約是11：1，但及至2014年，比例已經降至1.7：1了。倫敦的目標是在2018年，倫敦市中心使用單車的市民人數會超越使用汽車的市民人數。為何可以做到呢？倫敦政府為了令倫敦成為單車友善城市，其實下了很多工夫。例如，當地政府將貼近行人路的車道劃為單車線，有專屬路面，又將巴士專用道路開放給單車使用，同時亦規劃了12條單車快速專用線，在平日上班時讓上班族使用，假日時則改為休閒用途。其實，要在一個高密度和高度都市化的城市推動踏單車，是否真的不可行呢？我們從倫敦的例子和其他很多大城市的例子皆看到，其實並非不可行，代理主席，只是政府沒有決心推動而已。回看今天的香港，單車網絡規劃仍然不足夠。以沙田為例，區內單車徑一如"斷截禾蟲"般，踏沒多久便要下車推單車過馬路。又以將軍澳為例，單車徑不能連接其他地區，純屬玩樂，作為代步工具則很艱難，根本缺乏有心的規劃。其實，如果香港要發展成為單車友善城市，就要一如其他單車友善城市般，有單車相關的基建設施配合才行，包括建設更連貫的單車徑、設置自助單車租用站、劃定單車專用道、安裝單車專用紅綠燈，甚至降低某些地區的車速上限等。政府其實可以先將單車納入新界的運輸系統，推廣單車成為新界區的短途代步工具，以及真的身體力行地一起設置自助單車租用系統，才可以解決單車盜竊、存放和方便使用等問題。代理主席，局長剛才發言時表示會支持非牟利機構以自負盈虧的形式發展自助單車租用系統，我一聽到便滿腔怒火。我經常說，沙田區議會在多年前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完成可行性研究，最近又再進行一次。報告早已指出，沙田區是全香港最有條件推行自助單車租用服務的地區，但政府一直不聽又不肯做。當我們辛苦找到一間非牟利組織願意承擔，政府又要該組織自行籌款。當找到機會有人提供資金後，我們要花數年時間逐個政府部門遊說，包括運輸及房屋局、民政事務總署、地政總署等，但項目至今仍未能落實。義工亦已心灰意冷，一腔熱誠至今也慢慢冷卻了。大家剛才說，沙田區近期出現了共享單車，所謂共享單車的出現衍生了很多社區問題，例如單車違泊、佔用公共地方和設施、霸佔位置、損壞了的單車四處擺放、單車被人偷走並扔進城門河等，結果各政府部門又要耗用不少資源處理。

現在，政府表示要交由非牟利團體自己進行，過程中要眾多部門解決的問題，都要非牟利組織的義工自己解決。如果政府不一起進行，根本不可行。代理主席，多位議員今天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其實全部都值得支持和認真研究。我希望政府可以下定決心，令香港真的可以發展成為單車友善城市。請局長不要再指單車早已成為車輛的類別之一。政府其實一直沒有任何政策支持，只說不做，其實便等於沒有做。

代理主席，聽到今天多位議員的發言後，大家也知道在全球很多其他地區，單車已由康樂工具逐漸演變成為交通運輸工具，而世界各地不同地區和國家也確實有相應的政策、措施和配套，應付這個比較大的潮流和趨勢。那香港的情況又如何？按照政府現時的說法，單車仍然是一種康樂工具，而非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如果真的要把單車變成一種交通運輸工具，我相信政府要下定決心，在各項道路配套上作出徹底的改變。

在2013年，倫敦當時的市長Boris JOHNSON已就單車政策願景發表了一份宣言，是一份比較詳細的報告。

當時他提出了數點，我認為值得大家參考。

第二個願景，他要對整個倫敦市內所有道路和路口的安全，作出徹底和全盤的檢視。代理主席，大家也知道，如果容許單車成為交通運輸工具，即如葛珮帆議員剛才所提及，便要檢視道路。倫敦的做法是在主要幹道撥出一部分範圍供單車使用，基本上，當局有需要為此對整個倫敦的所有道路和路口進行通盤的安全檢視，藉以配合這項政策。

當他們下定決心，要讓倫敦成為一個單車友善的城市，要將踏單車上班的市民的數目大幅提高，且要倍增時，他們認定這項工程必須要長期不斷進行，以期改善所有道路，最終要改變整個倫敦市的面貌。代理主席，當年我在倫敦讀書時，我看到很多朋友、學生或上班人士也會踏單車。

正如同事所說，現在可以隨時隨地租用單車，更有一個App可以通知租車者往哪裏歸還比較容易，不論往哪裏也可以查看，這其實已很方便。我相信這種做法可利便那些選擇以單車作為接駁工具的人。在香港來說，這亦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可行方式。舉例來說，如果是住在新界區，市民可以踏單車前往一個港鐵站，然後再上班。其實，這種接駁方式在其他地區或國家已非常盛行，我亦看不到為何政府完全沒有比較積極的意向跟進這做法。按照局長的說法，當局會鼓勵一些非牟利機構開展這方面的工作，我認為這已算是踏出了一步，但我認為當局還可以再積極一點。

最後，代理主席，我想指出，即使政府視單車為康樂工具，現時仍有些工作做得不足。當中包括屯門至荃灣的單車徑，我得提醒政府，該單車徑現時仍在規劃階段；還有屯門至上水段的單車徑的餘下工程，雖然已在2016年6月展開，但很多市民已望穿秋水，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完成相關工程，啟用單車徑。

代理主席，我感謝許智峯議員提出"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的議案。

如能及早推出這項政策，則最好不過。然而，我也明白由現在至未來仍是漫漫長路，因為受香港基本環境眾多條件所限，往往未必可以在市區內作出很大的改善，以迎合安全踏單車的方針，使單車成為上班或交通的代步工具。此外，我亦很支持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而我認為其中5種具體做法尤為客觀，故我對相關建議尤其認同。因此，我感謝許智峯議員提出議案，亦支持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我剛才已提及香港的環境基本上地少人多，存有眾多限制。

如果局長在探索中"摸着石頭過河"，我想這兩種做法應該可以讓局長在思想上獲得更大的開導。

如果我們可以開放郊野公園，容許遊人在園內踏單車，與其他交通工具的衝突便會減至最低，因為園內基本上以遊人為主。我認為如能容許遊人踏單車，將會是很好的啟步，既能優化郊野公園內的配套設施，亦能提高安全系數。我認為這是顧及彎位和路面情況及優化與其他遊人共融照料的設施等各方面的最佳方法，而當中所涉及的開支亦不會太大。目前，我們看到在周末有一大群熱愛踏單車的運動人士在路面踏單車，而他們其實也很想呼吸新鮮空氣，透過運動鍛鍊身體。

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種做法，而現時《郊野公園條例》的很多條文已經過時，亦對熱愛踏單車的人士構成陷阱，令他們要悄悄到郊野公園踏單車，但往往會觸犯法例。我相信如能在這方面下工夫，即可收立竿見影之效。

我認為這樣一方面既能調控在道路環境踏單車的安全，而另一方面亦能加強區內經濟及提倡旅遊，可說是一舉數得，而實際上如要推行，亦能很快成事。因此，現在我提出的這兩項建議，既朝着有關方向，亦能協助長遠制訂單車政策，是非常有利的方針，希望局方能多加考慮。今天我聽到多位議員表示也支持制訂長遠的單車政策，探討單車能否成為上班的代步工具，目標可能較為遙遠，但我們不會放棄。

代理主席，感謝許智峯議員提出這項議員議案："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今天聽到很多議員的發言，絕大部分都是支持這項議案的方向。議案提出"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就是與政府現時指它只作休閒用途，作出一個對比。與邵家臻議員和陳淑莊議員比較，我稍為優勝，略懂踏單車。不過，因為我天生平衡力差，所以踏得不穩，加上小時候發生過一些意外，令我比較害怕，不會在馬路上踏單車。我上次踏單車，是在去年選舉時與"長毛"在大埔。其實，我只踏了一段很短時間，已經明白香港的單車徑究竟有何缺陷。其實，我們談到單車友善政策，除了政府要對單車友善之外，行人、司機及其他交通工具使用者，亦需要有這種態度。所以，一項政策背後，反映出一個生活態度。近年，很多地區都以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作指標，建立單車友善城市。事緣1970年代石油危機重創丹麥的經濟，政府開始重新規劃能源政策，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其中一項措施就是推廣單車友善政策，作為一個替代方案。由政府牽頭，減少使用汽車，推動便利單車的政策。至今哥本哈根有四成人以單車作主要的代步工具。當然，我們不是天真地以為香港政府可以一步登天，司長和局長可以踏單車上班。姚思榮議員剛才發言時表示擔心，他不支持以單車作為主要交通工具。我們只是希望制訂友善政策，各種配套措施推行後，市民有多一個交通工具的選擇，開拓城市的想象。無論出於環保也好，出於"自決"我們如何上班也好，我們可以多一個選擇。政府首先要拆牆鬆綁，營造便利單車的社會環境。例如在台北市，捷運列車的頭尾車卡，在非繁忙時間可以劃作單車的專列，同時馬路兩側亦劃作單車的專用道，增設單車的停泊位，利便市民隨時隨處以單車代步。其實，我們很多議員都曾到台灣交流，針對單車這個問題，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台北市近年推出公共單車租賃計劃"YouBike"，市民不用自行購買單車，只是租用，降低以單車代步的門檻。可惜，要香港做到單車友善，仍然要下很多工夫。早前，將軍澳的網民拍攝到，在香港單車公園的公共空間，貼上"請勿踏單車"的標示。

數月前在香港推出的共享單車平台"Gobee.bike"是投資推廣署邀請來港投資的，但是，政府部門互不協調，多次接獲市民投訴，單車胡亂停泊，甚至霸佔大量公共泊位。結果，試行了1個多月，已鬧出很多笑話。今天我看到一宗新聞，就是單車被人拆鎖拿回家，泊在自己的家門外，即是有偷車的情況。歸根究底，問題是出自政府在應對新事物時，只懂執法和卸責，不懂抱開放的態度去包容。

結果，台北市長柯文哲引入相關單車服務到台北市前，便汲取了教訓，強調政府的取態是管理，而不是禁止。例如，當局應與營辦商商討，訂立胡亂停泊的懲罰機制，規定還車的合法停車區，讓營辦者知道規矩和後果，容許他們做生意，但亦給他們一些合理的底線，避免影響其他民眾的生活，亦不至於打壓社會的創新氣氛。要推動香港單車政策向前走，成為代步的選項，有時確實是難過登天。例如，早前政府宣布擴大現有的單車徑網絡，原本預計所有工程會在2017年完成，但工程一拖再拖，當中一段由屯門至上水的單車徑，經過多次區議會及地區人士的諮詢後才動工，最快於2020年落成。至於由屯門至荃灣的單車徑，更沒有工作時間表，最終可能擱置。一個10年前建議的擴展單車徑的方案，完工日期至今仍是無了期地等待。試問要推動政府改變單車政策，實在是否愚公移山？其實，單車政策不單由運輸及房屋局一個政策局負責，不同的政府部門其實應該要有更多溝通和合作。坦白說，要香港成為單車友善城市，我們仍然有很多路要走。有以單車代步的人士反映，在攜帶單車轉乘公共交通工具時仍然受盡冷眼，例如巴士司機很怕接載他們，怕單車的手柄弄破玻璃窗；乘搭港鐵時又要把車輪拆除，對他們造成不便。由此可見，要改變一個社會對單車的態度，最少要讓市民意識到，使用單車代步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不是覺得單車使用者是異類或製造麻煩。我在此希望今次的議案能夠拋磚引玉，改變政府以往對單車的態度。雖不至於人人要踏單車，但最少當市民想以單車作為代步工具時，可以有這個選擇。

在今次的辯論中，我發現了很多同道中人，包括陳志全議員，原來他和我一樣，只懂騎上單車向前走，而我還會撞柱。代理主席，今天聽到多位議員針對單車政策表達了很多意見，還有很多其他外國經驗的分享。其中一個論點是針對政府在推動單車政策過程中有很多顧慮，包括市民是否有這方面的意識，如安全意識和汽車道路使用者意識等。在我們繼續討論以前，我想提出一個例子，說明民間如何有智慧地自救。

他們發明了一款單車頭盔，前面有白燈，後面有紅燈，在左右轉向時後面也有指揮燈配合，是一個智能單車頭盔，現已正式在香港投產。兩位香港人的產品在香港由香港廠商負責處理，他們贏了Tesla，獲得英國頒發的設計獎項。我想帶出的是，當政府還在瞻前顧後，多多顧慮時，民間已做了很多事，亦已走前了很多步。

在發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前，我們曾詢問路政署過去5年署方完成修葺的單車徑的長度，以分區作為指標。在我服務的新界東的4個區內，在過去5年合計有5.9公里。

離島區當然包括我們放假經常會去的大嶼山、坪洲、長洲等離島。過去5年，由2012年至2016-2017年年度，已修葺的單車徑合計有多少呢？代理主席，大家也想象到，很多香港人在假日也會到離島踏單車，但已修葺的單車徑合計的總長度竟然只有兩米。

究竟路政署和政府對改善單車徑的誠意有多少？我們並沒有要求政府做很多，只希望當局可以製造一些空間，讓大家在安全和安心的情況下踏單車。當我就同一問題詢問路政署，未來有甚麼計劃繼續修葺單車徑，路政署的說法是現階段未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

放眼四海，正如剛才提過的東京和台灣，有關當局其實也訂定類似單車友善的處理辦法。

談到另一點，就是單車泊車位等配套問題。代理主席，現時土地問題不單影響人，連單車也受影響。以我服務的大埔為例，在2016年入伙的公共屋邨寶鄉邨，在大埔這個稱為單車市鎮的地方，火車站鄰近竟然一個單車車位也沒有。由此可見，整個政府對單車採取甚麼態度，何以竟然連一個單車車位也容不下，這點才令人憂慮。談到單車車位，我可以列出一些數字，在2011年至2015年間，沙田區約有1,100個新增的單車泊車位，再加上原有的10,755個，似乎是不錯的數目。

再者，我們所說的是沙田區，市民會經常到那裏踏單車，所以這方面明顯是不足夠。另一個是違泊的問題。代理主席，現時有很多設在港鐵站附近的單車泊車位，政府均採用U形設計，期望可以解決問題，但往往吸引很多人沿着U形車位停放單車，有時候令其安全度成疑。很多時候，停放在那裏的單車的部件會被偷走，令泊車位最終淪為單車墳場，最後沒有人取回單車，只有留待政府清理，繼而演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最終，究竟政府想怎樣對待單車呢？我們希望政府在這種真正利民的政策上可以做一些工作。

代理主席，自從多位單車選手洪松蔭、黃金寶和李慧詩締造香港傳奇，屢獲國際殊榮，越來越多香港市民熱愛踏單車。因應香港地少人多，政府的交通政策以發展集體運輸為主，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單車只用作消閒、康樂活動和體育運動。今天這項議案提出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但如在欠缺完善配套的情況下勉強實行，不但不切實際，還會衍生出很多負面問題。自香港推出"共融單車"的概念後，有意見認為政府應更鼓勵香港市民使用單車代步，這樣不但有助減排和改善路邊空氣質素，還可以鼓勵市民多做運動，促進身體健康。但實際上，由於配套不足，單車泊位供應短缺，反而導致違泊問題越趨嚴重。新界區有很多單車停泊在路邊欄杆，不但影響市容，更會阻塞通道。現時全球確實有很多國家鼓勵國民使用或租賃單車，以改善空氣質素，而不少人也經常以單車代步率高的國家作比較，例如丹麥、荷蘭，以及新興使用單車的國家如新加坡。然而，香港與這些國家的條件有別，在地理環境、交通情況、道路規則、國民意識等均有所不同，因而不應作直接比較。香港受本身的地理發展條件所限，市區道路十分狹窄，而且非常繁忙。隨着車輛數目不斷增加，莫說是車輛停泊位，其實客貨車的上落位置也不足夠，經常出現人車爭路的情況。如果單車在非常繁忙的道路行駛，只會增加交通意外的機會。

事實上，就九龍和香港區的交通情況而言，根本無法騰出多餘空間作為單車專用區和專用道路。以港島區為例，騎單車者其實不能使用高速公路，亦不能使用行人路。他們只能使用一些普通的道路或馬路如英皇道和莊士敦道，路面本身不夠寬闊，而部分道路更已鋪設電車軌。如要加設單車專用通道，我相信並非一件簡單的事情，而且如要重新規劃，更是天馬行空。根據警方提供的數字，過去兩年，單車造成的傷亡個案徘徊在2,000多宗。但今年首兩個月，單車釀成的交通意外已經有310宗，導致321人傷亡，相較2016年同期的279宗和290人傷亡，升幅超過一成。明顯地，普通市民對踏單車的安全意識仍然偏低。因此，除非政府已經有解決道路安全問題的方案，否則，自由黨並不鼓勵市民在市區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相對土地已飽和的市區，新市鎮和新發展區較有條件設置單車專用徑。因此，自由黨不會反對特首梁振英年初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將新市鎮和新發展區的單車徑串連起來的建議，發展單車友善的環境，協助一些想踏單車的人士。如能完善現時的單車網絡，既可方便區內居民以單車作短途代步之用，亦可供市民於假日作消閒活動。現時，九成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繁忙時段尤其擠迫。雖然較大型的公共交通工具如港鐵、巴士和渡輪容許市民把已妥善摺合或拆輪後的單車在不造成阻礙的情況下攜帶上車，但大家要知道，現時踏單車的朋友並不算太多。

雖然踏單車是一項有益身心的活動，但如在路邊空氣質素欠佳的環境下長期進行，反而會對健康造成影響，亦會為社會帶來沉重的成本。倫敦大學醫學院在2011年已有報告發現，經常在繁忙公路踏單車的人士，其呼吸道攝入的污染物比行人高出兩倍，而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更在2015年建議單車手應盡量減少使用主要道路。代理主席，我想指出的是作為一名駕駛者，當我日常看到單車使用者在公路上行駛，我既羨慕又擔心。

因此，如果政府未能推出完善的交通政策，我相信這未必是一件好事。最後，代理主席，自由黨認為如政府無法把人、車和單車妥善分隔，對於今次的議案，我們是不能支持的。

代理主席，"俾路行下"是應該的，我很贊成梁國雄議員的提議和說法。

換句話說，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非常重要，就是如何保障使用單車這種環保交通工具的人士的安全，這是我們要考慮的最重要因素。綜觀立法會過去幾年對有關單車安全、單車問題、踏單車的環境、單車友善等議題的討論，足有6次之多，而且涉及政府提供的文件，單是口頭質詢也有3項。

今天討論的議案涉及單車友善政策及如何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不過，我翻閱現時香港的法例後，覺得很奇怪。不知道局長是否知道，根據現行法例，在馬路上踏單車違反《道路交通條例》，其罰則與駕駛汽車相同，我相信局長一定知道這項法例。

危險駕駛單車，只罰500元；不小心駕駛汽車便很麻煩了，會被判罰5,000元及被監禁。大家認為單車是否已成為交通運輸工具？

我想問，如果在單車徑上踏單車的人同樣犯規，例如沒有遵守單車徑上的規則，究竟政府會如何處理？

此外，很多初學踏單車的人士容易跌倒，影響到其他駕駛者的安全。政府會否規定在單車徑或馬路踏單車的人士必須完成一些課程，以提升他們的交通知識，甚至踏單車的知識？

香港的單車泊位不足是事實。全港的單車泊位總數有57,758個。

元朗和屯門加起來有兩萬個，即佔了總數五分之二，但仍不足夠。政府需要着力尋找合適的地點，增加單車泊位，使願意以單車代步的人有適當的泊車位。對於最新推出的共享單車計劃，其實市民已有一些意見，因為這些單車會被人四處亂泊，阻街阻行人。因此，政府有需要在增加泊車位的同時，也要規管"共享單車"，才能確立大家對單車友善的正確態度，以推廣更環保的交通工具。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一向關注環保，所以我想從兩方面討論今天這項議題：第一，是環保；第二，是單車在政府交通政策上的定位。事實上，全世界也在推動綠色運輸，唯獨香港很奇怪，不太贊成綠色運輸——副局長睜大眼睛看着我——為甚麼？我想跟局方翻舊帳，他們剛剛取消了電動車的稅務優惠，全世界也在推廣電動車，但香港特區政府卻因為車輛數目增加而取消電動車的稅務優惠，迫使市民更換柴油車或汽油車，這絕對是個倒退。當然，局長可以說這是黃錦星的責任，但在此事上，我相信是運輸及房屋局作主導，因此我想藉此機會，批評一下政府。

例如巴黎、東京、台北、首爾等地方，均提供公共單車租賃服務，供住在火車站附近的居民使用。最近，中國亦在北京和上海引入最後1公里公共交通工具的模式。

所以，把單車作為最後1公里的交通工具，其實可以減排，亦更環保。不過，看來政府不太認同單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的定位。

代理主席，我們經常討論有關單車的問題，是單車徑"斷截禾蟲"；有些單車徑指示牌不足；沙田區有些單車徑存在暗斜然後轉90度角，踏單車者容易撞牆。為何會出現這些設計上的不足？便是因為政府不把單車定位為交通工具。

局長在搖頭，即是未完成，要到2020年才完工。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亦曾批評此事，我亦不想在此再多說。

其實，這些問題並非難以解決，政府只要有相應規管。

代理主席，每次我經過青山公路汀九段，都會看見很多喜歡踏單車和跑步的人士沿海濱一直前往西鐵站。

我相信在香港推行單車友善政策，真的好事多磨，未必會只是一兩年的事情。但是，我們仍有很多夢想，例如我們一直希望能在西九有連綿不絕的海濱長廊。我記得當時與仍然是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女士會面時，我們向她提出能否先易後難，先興建一段，再做下一段。

西九文化區的配套及很多其他情景，令我們看到一點希望。

我知道要發展這項政策，除了政策和法例的問題外，當然亦涉及環保、體育、交通、教育及城市規劃。

因為在討論海濱規劃時，我們曾經提出能否劃出部分路段供單車行駛，但有市民反對。

剛才很多同事提及德國，我覺得除了德國外，荷蘭也做得很好。

如果整個城市開始認為這是好事，有利環保和空氣，而很多年青人亦喜歡，那我們便應盡量在設計和規劃上，看看能否配合此事。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方面，政府有需要在法例上進行研究。

所以，即使單車不會立即成為正式的交通工具，我覺得亦需要修訂法例，從安全方面考慮，提供更清晰的指引。當然，我們會在大方向上支持許智峯議員的議案，但政府須做很多工夫，我們才能放心。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會否太隨便？會否發生很多道路上的意外？我希望政府會如我剛才所說般，改變思維，我特別希望運輸及房屋局在處理單車友善政策時，會從多個角度考慮。此事涉及道路設計師、教育界、文化界，以至負責新市鎮規劃的發展局，因為發展局興建連綿不絕的海濱長廊時，要盡量劃出一些路段，以落實單車友善政策，讓踏單車的人可以安全使用，而行人亦能安全。

近年，環保意識深入民心，單車作為綠色交通工具，自然受到歡迎，而且單車也是一種短途交通工具，在很多歐美城市十分盛行，這種趨勢已經變成一種生活時尚，不少人會踏單車上班。推動使用單車代步，甚至是交通運輸工具，是國際大趨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我認同政府有需要制訂單車友善政策。不過，對於今天的議案，我有點擔心。議案除了爭取制訂單車友善政策外，還希望鼓勵市民在市區和郊區利用單車代步，以推動低碳運輸，達到環保的目的，但同時可能會衍生出另一些問題，特別是引起更多單車意外，今天的議案可能低估了有關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上，沙田區近日發生兩宗嚴重的單車意外，有兩名踏單車人士身受重傷。我們看看數據便可得知單車意外有多嚴重。根據政府的數字，過去6年，全港有66人因單車意外死亡，受傷人數也高達14,000人。同時，在全港交通意外中，有734名市民死亡，以及95,000人受傷。對比之下，便凸顯出單車意外的嚴重性，平均每年有11人死亡，實在令人震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2015年的數字，涉及電單車的意外有2,328宗，但涉及單車的意外有2,685宗，即單車的意外比電單車還要多。大家必須注意，這些單車意外已經是嚴重至到醫院求醫的個案，一些輕微個案根本無法統計。一般人相信，踏單車是安全的活動，但可能沒有想過會發生這麼多意外。如果沒有足夠的安全意識和熟練的技術，即使是在單車徑上踏單車，也可能有很大危險性，過去亦曾發生不少單車落斜時的意外。所以，即使政府推動單車友善政策，我認為也應該大力推動安全教育，灌輸市民踏單車的安全知識。政府早已表明立場，基於安全考慮，不鼓勵市民在市區利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不過，相對於市區，密度較低的新界新市鎮則有條件利用單車作為短途代步之用。同時，政府又強調，任何鼓勵市民以單車代步的措施，必須兼顧香港地少人多，以及發展已經非常密集的情況，並且應該以安全作為首要考慮。有人會認為，政府的立場過於保守，但如果以安全為考慮，其實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本港的路面情況的確跟很多大城市不同，香港市中心人多、車多、路面窄、行車車速快、大型車輛多，很多外國人根本不敢在香港駕駛，踏單車的危險性可想而知。所以，經平衡各方面的利弊，我認為可以考慮讓單車駕駛者使用一些非繁忙的市區道路，但必須做好安全配套工作，例如設立專用行車線，但不應該鼓勵他們使用繁忙的道路。正如之前所說，單車友善政策除了推動使用單車之外，也應該包括推動安全意識。

所以，基於種種安全考慮，我相信政府也要認真研究。
主席，我發言支持許智峯議員有關制訂單車友善政策的議案。讓我們先看看單車以往為香港運動員帶來的成績。洪松蔭、黃金寶、黃蘊瑤、李慧詩，一代接一代的單車運動員，令香港透過單車躋身國際體育舞台。

我們且看看運輸署對單車資訊中心的簡介，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單車資訊中心是一個為喜愛騎單車活動人士而設的'一站式'資訊平台......你可以找到有關政府部門提供以單車作為休閒活動的相關資訊。"是"休閒活動"，大家從政府在運輸署網頁資料的描述，想象到當局仍然將單車視為一種休閒工具，我們尚未進入單車可否在生活上成為代步工具的討論。

這做法違反了運輸署數年前的承諾，即以塑膠黃柱逐步取代這些鐵造的倒U型"神主牌"，令單車徑越來越不友善。其實，很多單車使用者也說香港的單車徑像"斷截禾蟲"，中間還有許麼多亡命陷阱。由此可見，政府究竟有沒有心做好單車友善環境，遑論那條超級單車徑了。主席，我作為元朗區議員，多年前已開始留意超級單車徑的進展，當然，我們現時看到其進度未如理想，而且中間還有很多相當趣怪的設施，令人摸不着頭腦，例如是一些失誤的指示，有些單車徑是斜向的等。

在2010年，南韓政府宣布以1萬億韓圜建立單車專用道路，貫通城市市中心，預計到2019年，南韓將會建成長達3,200多公里的單車路的道路網。

我們看到台灣可以做到由市政府推動共享單車設施，甚至北京和巴黎也有不少單車設施做得相對較好。根據柏林的單車組織在2009年進行的調查，當地每1,000人便有710輛單車，每天使用單車的人口有50萬，佔全市的15%。這當然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畫面，如果香港是有心推動的話，即使未能追上他們，但最少可以訂下一個啟動方向，因此，這是重新檢討單車友善政策的時候。主席，我謹此陳辭。

多謝梁議員，我亦感謝4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其實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大體上均支持單車友善政策，亦就不同方面如技術層面、單車配套等提出很好的建議。舉例而言，姚松炎議員在其修正案提出應容許在市區踏單車，亦透過闡述單車線與單車徑的分別，說明如何能在市區人煙稠密的地方踏單車，正能回應政府的說法。剛才政府當局已聽到最少10位議員表達他們的理解，而政府文件亦指出單車是消遣娛樂的文康設施。

其實正如議員所言，究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如果欠缺單車友善政策和完善的配套，亦未能從意識上改變市民的想法，即單車屬優先、受到保護的交通工具，其他車輛當然不會視它為重要的工具，因而對它產生危險。

主席，我代表政府發言之前，先解釋一下。由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需要出席一項業界活動作主講嘉賓，現在由我代作總結發言，不過他剛才一直有聆聽議員的意見。主席，我感謝多位議員剛才的發言，而局長在發言的時候，已扼要講述政府的單車友善政策。以下，我會回應剛才議員在辯論過程中提到的主要意見。在推動單車友善方面，政府和議會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現屆政府亦早已確定單車為短途代步的交通工具，並非只是作康樂用途。所以，單車友善政策已經是政府交通運輸政策的一部分，問題在於如何按部就班推廣和提供配套，以及應否在繁忙的市區道路上鼓勵使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我認同香港應多參考海外城市的成功經驗，但我們亦不應漠視香港本身面對的道路限制、不同道路使用者的需要及他們的使用態度。在我們與其他城市的接觸中，我們留意到一些情況，他們也曾與我們分享。

主席，局長在開場發言時強調道路安全這一點，而剛才我亦聽到多位議員談及市區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劃設單車道讓單車行駛是最理想的做法，不過在這方面，市區的確是難以找到有關的空間，但我們亦明白有部分騎單車人士希望在行車道上踏單車。事實上，根據現行法例，單車一般可在行車道上騎踏，當然騎單車者須遵守有關的交通規則，除非部分基於道路安全考慮而劃為禁止騎單車區域的路段，例如快速公路、政府隧道和主要位於行車天橋及地下通道的單車限制區。儘管如此，騎單車人士如在行車道上騎單車——正如我剛才所說——必須注意交通情況，與其他道路使用者互諒互讓，尤其是市區道路，由於交通非常繁忙，我們不鼓勵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當然，政府亦有責任做好這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尤其是針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識。現時，全港約有300多個路段劃為單車限制區。由於大部分限制區已設立多年，其環境和交通情況可能已經改變，運輸署在2013年年底聘請顧問公司檢討當中約100個單車限制區。顧問已就檢討方法提出建議，並按此建議取消10多個單車限制區。運輸署及顧問亦會徵詢道路安全議會轄下的道路安全研究委員會的意見。運輸署希望在徵詢這些意見後，可以陸續進行有關的配合工程，以落實取消部分單車限制區。有議員批評新界的單車網絡的工程進度緩慢，我想在此澄清一下。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建造馬鞍山至屯門段的工程其實已經按部就班推展，並且陸續開放給公眾使用，有關進展是符合發展局在2015年向立法會報告的進程。至於屯門至荃灣段的工程，確實面對技術上的困難及地區人士的不同意見。部分市民表示支持工程，敦促政府盡快推展，但亦有部分市民反對有關工程。這反映了單車的使用或建造單車徑不單有人贊成，亦有相當大的阻力，並非每個項目均受到市民歡迎，所以政府不能漠視地區居民的意見。發展局及土木工程拓展署需要逐步推展屯門至荃灣段的工程。多位議員亦提到各區面對單車泊位不足的問題。

以去年為例，運輸署在新界各區合共增加約1,000個公眾單車泊位。此外，正如局長在開場發言提到，運輸署亦已更新《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將新式單車泊架列為標準設計，增加單車泊位的數目。

土木工程拓展署正進行有關地下單車停泊系統先導計劃的研究，目的是探討這些系統在技術、成本效益和運作上的可行性。視乎研究結果，政府會考慮引進這類自助式單車停泊系統的可行性。主席，有議員提議研究以立法方式強制騎單車人士佩戴頭盔。

如果要在香港作出有關規定，我們需要審慎考慮市民的接受程度、執法和檢控的可行性。我們認為較為實際可行的做法，是透過宣傳和教育推廣單車安全，以及鼓勵騎單車人士使用安全裝備。主席，我再次感謝各位發言的議員，他們就如何推動單車友善環境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氣候變化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門均積極思考和推出對策。就交通運輸而言，運輸及房屋局和轄下部門在過去5年一直致力推動"綠色出行"。我們在今年年初宣布推動的"香港好•易行"計劃，以及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推動單車友善環境方面的工作，都是希望市民減少以機動交通工具作短途出行，既可改善路面空氣質素，亦可減少道路交通擠塞。我認同政府各部門之間就落實單車友善政策需要加強規劃，以及作出軟件和硬件方面的配套措施，務實有序地推進，以及改變文化習慣。我們會持續推動和吸納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以推動單車友善環境的工作。主席，我謹此陳辭。

由於這項是經修改的修正案，有數點我需要向各位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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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陸頌雄議員及陳恒鑌議員修正的許智峯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莫乃光議員就經陸頌雄議員及陳恒鑌議員修正的許智峯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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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許智峯議員，你還有10秒答辯。

剛才有議員說到，單車友善政策是"非不能也"，而是政府"不為也"。希望政府清楚聽到今天議員的發言，制訂單車友善政策。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許智峯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陸頌雄議員、陳恒鑌議員及莫乃光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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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倡議成立'嬰兒基金'"的議案辯論。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我動議以下議案：倡議成立"嬰兒基金"。主席，最近立法會舉行了支援單身人士的聽證會，會上討論的焦點有兩個：其一，是單身人士的住屋問題；其二，是他們的就業問題。主席，這件事似乎與我現在倡議成立"嬰兒基金"風馬牛不相及，但這正正能帶出年青一代普遍面對的困擾。有人認為現今的年青人不支持政府，也有人認為年青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問題出自何處？試問多年來，政府除了提供必需的教育，以及為貧窮家庭的兒童提供生活援助之外，有否真正為下一代的未來作長遠打算呢？如果我們今天還不為下一代急謀對策，任由問題延續下去，未來的年青人，就會好像今天社會上需要支援的年青人一樣，世世代代也要承受沒有住屋、沒有工作前景、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等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急謀對策，訂立長遠而有效的政策，為孩子帶來一個希望。主席，我倡議成立的"嬰兒基金"，基本概念是出自"天下父母心"。每位父母也會盡其所能，為孩子作好人生準備，而政府是市民的父母官，是否更應該有所作為呢？我倡議成立的"嬰兒基金"，是一項長遠而有效的政策，是為人、為下一代而設立的未來基金。首先，我建議政府撥出1,000億元作為"嬰兒基金"的儲備金，並交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當政府每年出現財政盈餘時，也可撥出一定百分比，注入儲備基金。這個儲備基金會為每個嬰兒戶口供款，因此，政府也應成立嬰兒基金個人戶口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營運和投資"嬰兒基金"個人戶口內的存款。

在此期間，如戶口持有人的親屬願意增加供款，我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若有些家庭供款出現困難，也可以申請豁免比例供款。

據我們粗略估算，按每名嬰兒出生後獲得1萬元注資，再加上每年注資6,000元，假設每個嬰兒戶口每年獲得3%的回報率計算，撇除通脹，18年後便儲得16多萬元，相信這筆資金可以支付他們入讀大學甚至出國留學的部分學費。至於置業首期，大家可能認為這筆錢一定不足夠，這點我也同意，不過，由16多萬元作為起點開始儲蓄，總比從零開始好。又或者兩名"嬰兒基金"戶口持有人結婚，兩個戶口加起來便可以加快實現置業夢想。

很多國家或地區現時也有為下一代推行類似的基金，例如新加坡自2001年開始實施的Baby Bonus。這項計劃分為現金饋贈和共同儲蓄，現金饋贈便是嬰兒一出生便獲發相當於45,000港元至56,000港元款項，視乎嬰兒是家中第幾名子女，之後政府每年會根據父母存入的款額，注入對等金額，這個計劃並且會與政府其他儲蓄性計劃接軌。此外，美國、韓國、台灣也有類似計劃，大多數是針對貧窮兒童，例如韓國在10年前為孤兒和殘疾兒童作儲備，到2008年，更擴大至低收入戶，2010年再納入中低收入戶兒童。直到目前為止，參與對象範圍已涵蓋全國近半數兒童，他們的帳戶用途亦有規定，主要用於高等教育、房屋租賃和醫療支出等。主席，成立"嬰兒基金"有很多好處，我們認為可以解決時下年青人面對的煩惱。我剛才提到，委員會專責投資和營運基金，為了達到每年3%的預期回報，我們建議可投資一些比較穩健及回報可觀的項目，例如國債、基建股、地鐵和隧道等，甚至可以優先發行新股予委員會，讓委員會代"嬰兒基金"的戶口持有人認購，以期增加其穩定回報。在這個計劃下，我相信年青一代會有機會共享經濟成果，對香港會更有歸屬感。第二個好處是令年青人提早養成儲蓄習慣，為日後裝備增添信心。最近有一項研究向500位18歲至29歲在職青年進行財務調查，結果發現86%的年青人面對個人財務問題，超過六成人入不敷支，近三分之一的人背負債務，近四成的受訪者根本沒有訂立任何財務目標，其餘大部分人僅着眼於短期目標，例如計劃旅行，很多人均忽視長遠計劃。主席，我們構思的"嬰兒基金"，正正可以彌補這方面的問題，因為"嬰兒基金"鼓勵下一代從小建立個人儲蓄概念，從小為自己的未來籌劃，到了18歲已經有一筆錢來協助他們實踐夢想。所以，我們相信這項基金可以扭轉一些年青人還未開始儲錢，已經負債累累，因而看淡前景，對未來缺乏憧憬，甚至自暴自棄的問題。第三個好處是拉近社會的貧富差距，紓緩跨代貧窮。我相信這點我不用多作解釋，因為"嬰兒基金"的受惠人是不論家庭背景，不論種族，只要在香港出世，父親或母親是合資格居民，便可以開設嬰兒戶口，而個人戶口每年的增值，戶口持有人亦可以享受經濟成果。換言之，小朋友不會因為沒有富爸爸或富媽媽的支持，而自覺一無所有，失去升學或置業的機會。第四個好處是，我們可以透過"嬰兒基金"為孩子帶來希望。

為甚麼年青人越來越不想生孩子呢？其實這項調查反映了年青人對未來缺乏信心，遑論要為他們的下一代作好人生準備？所以，我深信設立"嬰兒基金"，可以增加市民的生育誘因，有助特區政府制訂長遠的人口政策，而每個個人擁有的嬰兒戶口，亦可以為孩子帶來希望。主席，今天我這項倡議並非即食麪，最低限度要在18年後，待小朋友年滿18歲，才能看見其成效，但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深信"嬰兒基金"絕對可以為我們的下一代帶來希望。我今天的倡議只是一項拋磚引玉的方案，希望大家能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共同為下一代有更美好的人生而出謀獻策。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其實，香港也有類似為兒童儲蓄的經驗。由2008年起，政府推出了兒童發展基金，是一個由政府、家庭、社區和商界共同協作的計劃。

除了一同儲蓄外，這位友師還會與小朋友一起渡過3年，伴隨小朋友成長，一起商討如何好好運用基金儲蓄的金錢。這個計劃已屆第六輪，幫助了不少小朋友。今次議案提出的"嬰兒基金"，與這個兒童發展基金有共通之處，便是由多方共同供款，包括家庭及第三方的共同供款，這一點與兒童發展基金相同。不過，就"嬰兒基金"的儲蓄，我也希望政府參與，尤其是扶助基層家庭的兒童成長，幫助他們擺脫跨代貧窮。政府剛公布了最新的堅尼系數，是0.539，是回歸以來最嚴重，亦是45年來的新高，反映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十分嚴重，情況比很多非洲國家還要差，如果沒有政府那些補助計劃，我相信香港早已出現很大問題。一個貧困家庭的兒童的機遇，與中產或富裕家庭的兒童相差甚遠，由學習、上課，以至是進修、交流等所有活動，他們也會因資源問題而受到限制，影響他們擴闊視野，以至是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政府參與這個"嬰兒基金"的供款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可讓貧窮的小朋友有一個更公平的起步點。至於"嬰兒基金"的用途，我的修正案強調，應按照兒童的意願，用在其自身的成長或發展，包括成長規劃、進修或培養興趣等。至於可否用於置業，我並不會反對，但我不鼓勵青年人以置業作為人生目標。

又或他真的喜歡寫作，他便可用這筆錢來發表自己的書籍。

舉例來說，社區育嬰或幼兒照顧的名額非常少，輪候時間十分長，而社區託兒服務一直也發展不理想，其中一個原因是投放資源不足。如果社會層面的"嬰兒基金"可以專款專用，為香港的基層家庭創建完善託管的社會環境，將更有利釋放婦女勞動力，讓她們可以外出工作賺錢，增加家庭收入。

我們認為"嬰兒基金"值得推行，正如先前提到，英、美等國家也設有類似的兒童儲蓄計劃，讓家長為子女升學和實踐夢想及早未雨綢繆，這是一件好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感謝蔣麗芸議員提出議案，以及何啟明議員提出修正案，讓立法會能夠充分討論對新一代兒童的支援。

目標對象是由嬰兒零歲開始，不論其家庭經濟條件，而基金的主要用途包括進修、置業及應付危疾，甚至是退休保障。原議案特別提述"嬰兒基金"參考兒童發展基金的做法。我想首先在此指出，兒童發展基金的設立目標與蔣議員提出的"嬰兒基金"不盡相同。兒童發展基金於2008年成立，目標是促進10歲至16歲或就讀小四至中四的基層兒童的長遠發展。基金撥款予非政府機構或學校作為營辦機構，基金計劃每個為期3年，當中有3個主要元素，即"目標儲蓄"、"師友配對"和"個人發展規劃"。參與計劃的基層兒童會獲編配一名成年友師，在3年計劃內與基金學員分享人生經驗，指導他們思考個人發展規劃。營辦機構亦須在計劃的3年內為學員提供訓練，例如理財、溝通技巧和生涯規劃。學員在計劃首兩年每月會儲蓄200元，成功完成儲蓄計劃的學員可獲一比一、來自企業或私人的配對捐款，以及政府的特別財政獎勵。學員可以在計劃的第三年利用這筆最高達14,400元的金錢，實現他的個人發展規劃，例如發展興趣、支付訓練費用或購買學習工具。營辦機構/學校和友師會在計劃的第三年，指導及監察學員利用該筆款項實現其個人發展規劃。兒童發展基金中的"目標儲蓄"雖然有儲蓄、配對捐款及政府財政獎勵的成分，但只是計劃的其中一個元素，基金着重的是培養基層兒童累積無形資產，例如正向態度，抗逆能力及社交網絡等，為其未來長遠發展奠下基礎。由以上可見，兒童發展基金與議案提出的"嬰兒基金"，在政策目標上不盡相同，因此，目標對象的年齡和經濟條件、儲蓄的應用範圍及基金的運作等，也有顯著分別。我作為兩名子女的父親，當然亦同樣關心兒童和青少年的成長和未來。

我們深信教育可促進孩童的全人發展，並提升他們終身學習的能力，為他們的將來打下基礎。為此，特區政府致力為孩子提供平等的機會接受優質教育，而教育長期在政府的經常開支上佔首位。在2017-2018年度，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預算為786億港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21%。我們也致力扶助基層兒童的發展，除了剛才提及的兒童發展基金，我們在多方面幫助基層兒童，包括為清貧學生而設的學生資助計劃及多個關愛基金項目，我會在總結發言時更詳細介紹這方面的政策措施。此外，在2016年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在設計上也特別關顧有兒童和青少年的家庭，設有兒童津貼，以鼓勵在職家庭持續就業，紓緩跨代貧窮。我們認為，多方面及針對性地扶助有需要的基層兒童，讓他們得到良好的教育和栽培，是幫助他們日後脫離貧窮和向上流動的最佳方法。相反，如果我們不論經濟條件，為所有孩童自幼提供一筆金錢，供他們日後長大使用，恐怕並非最有效的方法去鼓勵孩子努力為自己的未來而積極作準備，亦非有效運用公共資源的方法。我歡迎議員就如何支援兒童——特別是基層兒童——提出意見。主席，我謹此陳辭，在聆聽各位議員的寶貴意見後，我會再作進一步回應。

當我聽到蔣麗芸議員一開始時建議香港動用1,000億元成立"嬰兒基金"時，真的倒抽一口涼氣。我甚少贊同政府的用財理念，因我認為政府在多方面也是"大嘥鬼"，有很多"大白象"工程，但對於局長剛才指出這並非最有效運用公共資源的方法，我卻絕對認同的。

反之，我聽到提出修正案的議員的發言則比較有條理。

我從2014年12月的舊剪報得知，蔣麗芸議員當時已提出本港要成立"嬰兒基金"，每當有一名嬰兒出生，政府便為孩子注資1萬元，每年注資1次，直至孩子18歲。有報道指出，當時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擺出一副"冷面"，回答那是蔣議員的個人意見及看法，與黨派無關。我真想聽聽民建聯整個黨是否也鼓吹現時她這套主張。為何我說整件事是倒果為因呢？

至於政府的"高地價政策"，一直被人詬病，而地價仍是越來越高。政府出售港島南區香港仔一帶的一幅土地，由中國大陸的富豪以不合理的"天價"買入，估計高出市價四成，我們的土地被"赤化"。

但是，數年之後，新加坡的網民說幫不到他們，無法提高生育率。

所以，為了鼓勵——不要說照顧他們置業、危疾的需要——即使鼓勵結婚，也沒有用。相反，蔣議員說設立一個基金，由金管局管理，不知道金管局要增加多少人手，又可否保證有3% return？我們都知道，金管局今年第一季的回報率提高了，但過往也虧蝕過，曾有數季的回報率相當低。政府告訴我們，過往金管局可以保證六點幾個百分點的回報率，現時已下跌至3%。最近甚至有一位退休"財金高人"任志剛先生表示，下一波的金融海嘯可能更厲害。各位也知道，2008年的金融海嘯後，有很多儲蓄戶口和基金都蕩然無存，風險太大了。至於強制性公積金，很多人都擔心其管理費高，而且回報率低，所以我不贊成成立另一個基金。但是，我同意應該照顧兒童將來的需要。我留意到，有其他議員在修正案指出，香港簽署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我因最近參選，與不同界別的人接觸多了，才知道原來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定義，兒童是指0至18歲，我以為是0至8歲。

幼兒託管的服務不足，幼兒工作者的薪金亦過低。

我們的兒童需要多些照顧。所以，我只支持及早成立一個兒童事務委員會，讓政府可以邀請各行各業的專家來立法會，無論是醫生、護士或社工，研究如何增撥資源，解決各類兒童問題。

主席，多謝蔣麗芸議員提出這項建議成立"嬰兒基金"的議案。

香港是一個生育率非常低的地區。根據2014年的數字，15至49歲女性的嬰兒生育率平均是1.23名，屬全世界其中一個生育率最低的地區。

明顯地，這些均是經濟非常成功的地方，亦正如葉劉淑儀議員所說，這些亦是生活環境壓力和競爭很大的地方。蔣議員的議案意願良好，但我卻看到兩個問題：第一，她的建議漠視了金融和市場經濟的實際運作情況；第二，她可能把生育率低或向上流動的問題過於簡單化。讓我先說說簡單化的問題，剛才葉劉淑儀議員和毛孟靜議員均提到為何香港很多夫婦也選擇不生育，其實關乎兩大問題。

再者，讓我談談為何蔣議員的建議即使展現出很多新思維，但卻漠視了現有的市場運作。我要指出的是其實香港現時有提供一些儲蓄基金，它們當然是由私人銀行或保險公司運作，亦可為小朋友儲蓄。

若然如此，香港人也相當可悲，因為打從出生那天便被迫儲蓄，直至18歲甚或65歲的退休年齡。其實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社會，每個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應由各人本身或其家庭作自由選擇。

我對此抱有懷疑，究竟儲蓄是否在所有情況下也是一種好習慣？當然，未雨綢繆是需要的，但是否一定要透過儲蓄呢？這關乎價值觀的討論。

主席，剛才聽到有同事說，"倡議成立'嬰兒基金'"這議案是意願良好、無視市場及簡單化。我覺得這些批評完全不設實際。主席，我相信大家也很明白，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面對着如何令政府有更多政策配合，令嬰兒在出生後可以健康成長的議題。便是就業和生活壓力大，養育小朋友的成本增高，新一代家庭觀念改變，這些都是本港生育率屬全球最低的主要原因。我們屬發達地區，出生率低及人口老化的問題尤為嚴峻。香港的社會氣氛並不鼓勵年青人生育。由於工時長、收入低，加上年青人面對經濟困難或各種原因，最重要的是對前途沒有信心，因而對生育沒有信心。所以，大家不難理解為何香港是全球最長壽的地方，亦是全球其中一個出生率最低的地方。我們可以預期，香港將會出現本地勞動力不足，以及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香港的人口政策將面臨重大挑戰。故此，特區政府必須想盡辦法，未雨綢繆，提供更大的誘因，鼓勵市民生育。主席，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我們的政府也是一個富裕的政府。根據政府的數據，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已接近1萬億港元。我認為我們必須善用公帑，還富於民，利用公帑針對性地解決一些社會問題，並且為香港作出長遠布局。我認為，蔣麗芸議員提出的"嬰兒基金"建議，正正是一種還富於民的手段，也是一種積極鼓勵更多年青人生育的辦法。根據蔣麗芸議員的建議，當"嬰兒基金"設立後，每名在香港出生的嬰兒於出生首年便會注資1萬元作為個人儲蓄戶的創始金額，然後每年當政府有財政盈餘時，便再向合資格兒童注資，上限為4,000元，直至18歲為止。有關的基金在18歲後可用作治療危疾、進修及置業用途。表面看來，每名嬰兒注資1萬元，然後每年最多注資4,000元，好像是一筆大數目，但大家不妨用計算機計算一下，倘若香港維持現時的生育水平，即每年有大約6萬名嬰兒出生，政府每年其實只需要為這6萬名嬰兒注資6億港元，以香港現時1萬億元的財政儲備，絕對有承擔能力。我們可預見，未來香港長遠面對生育率低，本地勞動人口短缺，人口嚴重老化，屆時可能須投入更大的社會成本，也未必能夠處理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與其屆時亡羊補牢，不如現在未雨綢繆，刺激生育率上升。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覺得"嬰兒基金"的支出對社會可謂更有價值。我們認為，兒童基金的開支是投資未來。基金除了可以調整人口結構，改善人口老化，亦可以解決青年發展、跨代貧窮的問題。有關基金將會是未來主人翁人生的第一筆儲備，基金的用途廣泛，包括進修、置業，以至應付嚴重危疾的醫療費用，這些都是年青人在人生旅途上首個重要階段。我們經常說，年青人無前景、無希望。兒童基金可以為年青人發展提供多一個台階。社會及早為年青一代積聚財富，使來自不同階層的年青人有更多發展機會，有助他們更積極籌劃人生，規劃未來的個人發展，使年青人對於未來不但存有盼望，且能更踏實地在成長階段中朝着人生目標逐步邁進。我們相信，這不但有助年青人更專注地發展未來，亦能做好我們經常強調的生涯規劃或人生規劃，亦能令社會注入更多正面和積極的正能量。我知道現時政府設有"兒童發展基金"，其中目標儲蓄部分的構思與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建議相似。據我所知，計劃極受歡迎，但覆蓋面太少，亦有參與資格的要求，而且每個季度只有3,000個名額。由於為期只有兩年，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小朋友的儲蓄習慣，但金額只足夠小朋友完成一個心願，而未能夠做好規劃，亦不算是長遠投資。事實上，我們現時看到，周邊地區及國家都會提供不同的獎金等鼓勵生育的措施。單說類似兒童發展基金的措施，我們知道新加坡、韓國及台灣也已經實施。相對於新加坡在2001年實施，韓國在2007年實施，香港現在才討論，已經落後了很多。不過，香港現時的情況正是這樣，事事均落後於人，立法會事事也"拉布"，拖延所有政策，所以，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就民建聯這項建議，我們其實是很心急的，希望社會能夠盡快達成共識。主席，我再強調，兒童基金是投資未來，支出最終全部用在香港人身上，最終受惠的是我們的下一代，為了香港未來的福祉，值得好好研究和考慮。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蔣麗芸議員的議案及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今天這項議案倡議參考現行兒童發展基金及海外含儲蓄成分的成長基金的做法，為新生嬰兒設立三方共同儲蓄的"嬰兒基金"。但自由黨認為有關議題未經深思熟慮，具體內容及目標亦含糊。首先，如果參考兒童發展基金的做法，我們首先要明白，成立於2008年的兒童發展基金旨在促進弱勢社群的兒童較長遠的發展，從而減少跨代貧窮的情況，對受惠兒童的家庭收入有一定限制。如果參考海外一些地區的做法如新加坡政府的兒童發展儲蓄合作計劃，計劃主要支援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所涉及的教育及醫療開支。根據計劃內容，政府除支付第一部分的前期基金外，在第二部分的家庭儲蓄上，新加坡政府亦會按家庭的投入金額，以不超過最高限額為前提，存入與父母所存數額相等的配對金，為期最長12年。有關計劃並非旨在扶貧，新加坡政府期望透過有關計劃鼓勵家庭生育。既然是一項鼓勵生育的措施，當然不受家庭入息所限制。因此，自由黨不明白今次議案的目的究竟是為了扶貧還是為了鼓勵生育。如果是兩者並行，自由黨認為這個計劃自相矛盾，沒有並存的空間。"嬰兒基金"一旦定性為扶貧措施，則有關資源是以集中幫助有需要的家庭為分配原則，其界線的設定可能引起社會關注會否存在歧視標籤，引起分化。即使社會能夠消化有關內容，但在現有兒童發展基金或相關計劃的基礎上再發展一項同類型的基金計劃，自由黨認為這項措施屬多此一舉。如果"嬰兒基金"是一項鼓勵生育的措施，我們應該予以支持，但如何集資、集資多少、"全民通派"的做法是否合乎經濟原則，以及有關資源能否長期持續，均是值得斟酌的問題。自由黨亦擔心有關議題會重蹈退休保障議題的覆轍，令社會在如何分配資源上爭論不休。此外，原議案建議"嬰兒基金"的用途，主要用作子女個人進修、置業、應付危疾，以及未來退休保障事宜上，以從小建立子女個人儲蓄的習慣，並協助提升其向上流動的機會。自由黨認為這種"一條龍全包宴"，無論目標還是做法均脫離現實，難以實行。建議的基金是依賴父母儲蓄而非子女個人儲蓄為基礎，故儲蓄的是父母，而非子女本人。因此，這項"從小建立子女個人儲蓄習慣"的目標似乎略嫌牽強。其次，置業是人生大事，需要周詳計劃，亦建基於個人的經濟基礎，而且並非所有嬰兒皆要置業，如香港現時有六成人口居於公營房屋。因此，我相信如果要社會為每名嬰孩承擔有關責任及成本，將難以達致共識。再者，退休保障是在職以後長遠的人生規劃，而現時僱主及僱員每月已經按他們的薪金水平作固定百分比的供款。如果再根據修正案的建議，由政府、家庭及私營企業共同承擔"嬰兒基金"的供款，無論基金的出發點是扶貧還是鼓勵生育，做法亦等同向私營企業"開刀"，出師無名，自然難以獲得公眾支持。況且，現時經濟下滑，當局近年又先後推出多項不利營商的政策如最低工資等，令商界的經營環境越來越惡劣。有見及此，當局實在不應該向私營企業一再"開刀"，以免鼓勵生育不成，反而拖累經濟進一步下滑，適得其反。其實，無論是鼓勵生育還是推動各項有利兒童成長和發展的措施，自由黨均不抗拒，兩者不存在任何矛盾和衝突。但說到底，政府坐擁兩萬多億元的外匯及財政儲備，理應承擔更重要的推動角色，亦應肩負起財務上的最大支援。根據海外經驗，在鼓勵生育的政策範疇上，相比只提供經濟誘因，全面的計劃配套更為可取。自由黨期望政府在現有的資源基礎上，能夠痛定思痛，制訂全面的人口及鼓勵生育政策，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注入新動力。

主席，首先，我十分多謝各位發言的議員，也十分多謝何啟明議員提出修正案。有時候，假如議員提出的不是"即食麪"，或不是要求政府立刻"派錢"的議案，而是一些非常遙遠的方案，很多人也不會感興趣，又或會盡量"潑冷水"；但不要緊，如果我們經過多年考慮而得出有利社會、有利下一代的方案，儘管有不同的看法，我們仍然會堅持。

我十分多謝何啟明議員潤飾我提出有關"嬰兒基金"的建議。事實上，這個"嬰兒基金"也是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在2014年對政府的施政期望，即使在今年，我們亦有向下任特首提出這個施政期望。何啟明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基金的注資方式和來源，就這一點，我們也是比較同意的。至於他提出將"嬰兒基金"分為兩個層面，我認為長遠是可以考慮的，大家可以共同研究，始終現時政府在社區對幼兒的照顧非常缺乏，而基層家庭的父母一方面要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尋找方法照顧子女，我們過去也經常接獲不少街坊的投訴。不過，我今天的倡議，是集中要求政府首先設立個人層面的"嬰兒基金"，讓我們下一代可以切切實實地受惠。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提出應該為供款家庭和供款的第三方提供稅務寬減，我們認為這建議也不錯，因為可以增加父母供款的誘因，令個人"嬰兒基金"的儲蓄更為穩健。因此，我們民建聯支持何啟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政府一向非常重視培育我們的下一代。我再次多謝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蔣麗芸議員和提出修正案的何啟明議員，以及另外7位議員剛才提出寶貴意見。我現在作出重點回應。首先是學習和持續進修方面。政府的學生資助政策是確保學生不會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針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童的學習需要，我們就中、小學生設有學生資助計劃，包括"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上網費津貼計劃"及"考試費減免計劃"，以減輕基層家庭的經濟負擔。此外，關愛基金亦推出多個援助項目，加強支援有需要的學生，例如"院校宿舍津貼"為有需要的大學生提供津貼，以協助他們應付居住學生宿舍的支出。針對大專學生的學生資助計劃包括須經入息及資產審查的"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和"專上學生資助計劃"，以及無須入息及資產審查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為了紓緩貸款人畢業初期的財政負擔，政府亦已容許貸款人可選擇在完成課程1年後才開始償還學生貸款。除了針對專上課程的資助和貸款計劃，政府還設有持續進修基金("基金"），為有志進修的成年人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年齡介乎18至65歲的香港居民均可在成功修畢基金課程後，申請發還課程學費的80%，上限為1萬元。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建議向基金額外注資15億元，並會探討優化基金的措施。我們已委聘顧問協助進行檢討基金的工作，探討優化基金運作的措施。有關檢討預計於本年內完成。為特別鼓勵有能力工作的非綜援家庭透過就業自力更生，並聚焦支援有關家庭中的兒童及青少年，政府在去年5月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低津計劃"），以鼓勵在職家庭持續就業，紓緩跨代貧窮。計劃在設計上特別關顧有兒童和青少年的家庭，除設有與就業和工時掛鈎的基本津貼外，還設有兒童津貼。截至今年6月2日，低津計劃收到大約逾74,000宗申請，我們已批出超過55,000宗，涉及發放津貼總金額逾6億4,000萬元。在大約119,000名受惠人中，約52,000名為兒童或青少年。我們快將就低津計劃展開整體政策檢討，以進一步優化計劃。何啟明議員亦提出應在個人層面成立的"嬰兒基金"，為供款的家庭提供稅務寬減。為了減輕納稅人養育子女的經濟負擔，政府已在過去6年先後4次提高子女免稅額和額外的免稅額。最近一次提高子女免稅額是2015-2016年度的課稅年度。目前的子女免稅額是10萬元。在子女出生的課稅年度，另外有10萬元的額外免稅額。除了物質方面的匱乏，基層兒童也往往因為受到經濟條件的局限而影響了他們的眼界、信心和對自己發展的期望。所以，在非物質方面，我在開場發言提到的兒童發展基金，至今共獲撥款6億元，並透過非政府機構及學校先後推出合共9批共145個計劃，超過13,500名基層兒童曾經參與。我們會繼續透過基金計劃幫助基層兒童累積正面態度、抗逆能力及社交網絡等無形資產，幫助他們克服跨代貧窮。主席，雖說今天的議案重點是"嬰兒基金"，但實際上大家關心的議題並不限於對兒童成長的支援，更涉及多個成年人的生活範疇，包括房屋、醫療及退休保障等。政府相關政策局與部門已經在各個範疇透過針對性的措施協助有需要的市民，滿足有關的需要。我們認為，現時的方法較具針對性，亦更能善用有限的公共資源。我們樂意與議員及社會各界就如何進一步完善現時的支援措施保持溝通，讓不論兒童或成年人均可在各個生活範疇得到適切的支援。

主席，成立"嬰兒基金"是一個很長遠的計劃，所以，我今天並不是動議一項議案，而是提出一項倡議。"嬰兒基金"是未來的基金。

其實這1,000億元的撥款，我建議交給金融管理局監管和投資。每位出生的小朋友也只是有一小筆錢，讓他們未來想到人生計劃時，不會覺得自己一無所有。這一小筆錢，能為香港每個孩子帶來希望。我希望大家就這項議題繼續給予不同意見，我只是提出拋磚引玉的方案，希望大家支持。